這類股票經常被本地和國內傳媒稱為"老千股"。此外，聯交所行政總裁於本年9月發表文章表示，財務造假、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均是全球各大市場監管機構嚴厲打擊的行為。香港的監管當局採取"假定絕大多數人都是遵紀守法的好人"的做法，即"監管者盡量不干涉市場自由"，將着眼點放在"強制披露責任，確保股東[參與]審批程序和加強事後違規檢控，通過懲罰震懾違規"。

主席，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一過去5年，上市發行人就不尋常價格或不尋常成交量變動發布的公告數目，以及所涉及的上市公司數目載於附件。這些公告通常是上市發行人在股價或成交量出現不尋常變動時，因應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要求所發布。根據《上市規則》，聯交所可向上市發行人作出查詢，並要求發行人發布公告以避免可能出現虛假市場。

作為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法定監管機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則透過監督交易所及結算所、雙重存檔制度，以及其在披露和其他失當行為等方面的調查和執法的法定權力，監管上市市場。

雖然以上提及的問題只影響少數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但證監會近年已針對與上市公司有關的問題，包括企業詐騙及不當行為、市場操縱和相關的中介人失當行為等，加強執法力度。過去5年，證監會就企業管治或披露問題、內幕交易及市場操縱進行查訊的數目上升了超過1倍，而正式展開的研訊程序的數目則增加了超過50%。證監會的不同部門亦一直聯手探討重點關注範疇，並以最有效的監管方法處理有關問題。

證監會一直積極憑藉與內地監管機構長久以來的合作關係，提升其執法工作的成效。

聯交所已收緊對上市的監管及發出一系列指引信，包括在反收購交易、現金資產公司、發行紅股、具"空殼"公司特性的公司是否適合上市等範疇提供指引。另外，證監會正與聯交所合作，對各項上市政策作全盤檢討，包括全面審視創業板、借殼上市、"空殼"公司及長時間停牌的情況。

主席，我對局長的答覆非常失望，尤其是主體答覆第二及三部分結尾第3段，"證監會一直積極憑藉與內地監管機構長久以來的合作關係，提升其執法工作的成效"。我想以一個例子，希望局長回答，對於內地被調查公司的核數師如想索取核數底稿，證監會現時的安排及執行情況為何？

主席，就這個問題，證監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一直保持溝通。

主席，較早前，一家連鎖式健身中心遭入稟法院申請清盤後結業，令其會員蒙受巨大金錢損失卻追討無門。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市民向本人投訴，指該健身中心以各種高壓及不正當手段推銷會籍和健身課程。此外，該健身中心的臨時清盤人近日向該中心的會員發出短訊，查詢是否同意把其個人資料向潛在買家出售作直銷用途。另一方面，消費者委員會自今年1月至9月接獲超過1500宗有關健身中心的投訴。現時，消委會一般以不具法律效力的調解方式處理各類糾紛。雖然消委會設有消費者訴訟基金，向消費者提供經濟支援及法律協助，以尋求法律上的補償，但有評論指基金的審批過程繁複，而且訴訟程序耗時甚久。

主席，就質詢的3部分，經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律政司，現謹綜合答覆如下：一今年7月，一間大型連鎖健身中心倒閉，引起消費者關注。

就質詢所述的健身中心的臨時清盤人提出擬出售會員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至今共收到6宗投訴。由於沒有證據顯示該健身中心的臨時清盤人違反以上所述的規定，或投訴人沒有回應公署的查詢，這6宗投訴並不成立。若公署日後接獲有資料使用者於未取得資料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出售個人資料的投訴，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有資料使用者違反上述條例規定，公署會處理有關投訴，亦可進行循規審查或調查。海關重點打擊健身中心不良銷售行為，因應一間連鎖健身中心於今年7月停業，海關已適當調動人手加快處理投訴。截至今年10月，海關共接獲1,670宗有關該健身中心涉及"不當地接受付款"和"虛假商品說明"的投訴。海關已聯絡所有投訴人，了解詳情並展開調查，並已採取拘捕行動。海關會繼續嚴厲執法，打擊不良營商手法。就健身業進行合規推廣方面，海關分別於2013年、2015年及今年7月為健身業界人士舉辦大型研討會，加強業界管理層及前線員工對《商品說明條例》的認識，共有超過600名業界人士參加。海關另於今年5月及10月與數間大規模健身中心管理層舉行會議，提醒他們的督導責任，並敦促健身中心加強員工培訓和制訂員工守則及指引，以防止前線員工作出不良銷售行為。公眾教育方面，海關於今年5月為全港18區區議會議員及其辦事處人員舉辦研討會，讓各界進一步了解法例提供的保障及舉報不良商戶時應注意的事項，以提高轉介投訴的效率。此外，因應部分投訴所稱的內容，海關於今年2月至6月期間，於不同的輕度弱智人士復康中心舉辦6場講座，使有關人士及其家人了解常見的不良營商手法。二執法機關和消費者委員會各司其職，執法機關有權就不良營商手法進行刑事調查。另一方面，消委會則根據《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4條履行職能，包括收集及傳播關於貨品、服務及不動產的資料；接受消費者的投訴；以及鼓勵商業及專業組織制訂實務守則等。在履行有關職能時，消委會可根據其收集的資料，點名譴責屢勸不改的不良商戶，從而向消費者發出警示。此舉對不良商戶有一定的阻嚇作用。此外，消委會一直致力調停消費者與商戶的糾紛。事實上該會接獲的投訴，大部分都能透過調停解決。根據消委會今年8月發表有關"消費爭議仲裁機制"的研究報告，其有關成立"消費爭議解決中心"的建議，精神在於增加社會在司法途徑以外解決糾紛的方法。政府一直致力提倡和鼓勵透過調解及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目前一些非政府組織和私營界別均有提供調解和仲裁服務，提供在法院以外解決糾紛的方法。我們會繼續與消委會及律政司探討如何推廣在司法途徑以外解決消費糾紛。三預繳式消費合約廣泛應用於不同行業，要規管所有這類合約，對各行各業可能都有深遠影響。我們考慮有關政策的大前提，是要尊重消費者與商戶自由締結的買賣合約。政府必須有充分而合理的理據，才介入雙方締結的合約。我們知悉美國有個別州份規定健身服務合約年期不得超過3年及合約不可超過某一最高金額。澳洲的新南威爾士州過往除規定健身會籍合約年期最長1年外，年期亦不可以超過中心租約的到期日。但該州為了簡化官僚程序，在去年已廢除了有關規定。我們認為如要限制預繳式消費合約的年期或最高金額，由於涉及直接干預對商戶營運計劃，必須小心處理。

我當然樂見消委會肯聽取我們的意見，向政府建議成立仲裁和調解中心。但是，更重要的是，也是我在質詢中提到的，便是服務提供者一旦破產，消費者索償的次序會放在其他債權人之後，根本沒機會取回任何索償。

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政府非常關注維護消費者權益。

為符合此項法律原則，現行相關的清盤條例訂明，在優先償付僱員欠薪等款項或政府法定的債項外，所有其他無抵押債權人均須獲同等對待。所以，每個人可獲得分發的公司資產，需要視乎他們索償的金額在總索償金額中所佔比例而定。

因應健身中心倒閉的事件，我在較早前亦提出書面質詢，要求當局交代，能否就預繳式消費設置冷靜期的安排。據我了解，目前在通訊業、零售銀行業和保險業亦有安排，設置預繳式消費的冷靜期。我想請局方再交代一下，能否就健身中心會籍的預繳式消費設置冷靜期，又或相關的研究何時會完成？
多謝周議員的補充質詢。過往數年我聽過很多這方面的意見，討論設置冷靜期是否更能保障消費者的權益。當然，我們亦會參考外國的做法。強制實施冷靜期會改變交易模式，對消費者和商戶有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很謹慎聆聽各方意見。政府已向消委會提供資源，該會現正就預繳式消費和冷靜期進行研究，內容包括外國的經驗和在香港實施冷靜期的可行性。

我希望局長可以就質詢第二部分再詳細交代，因為局長在答覆中沒有直接回應梁美芬議員的提問，會否採納消委會早前提出的建議，成立消費爭議解決中心，提供"先調解，後仲裁"的服務。當然，這是問題的第一部分，因為它只能處理糾紛......

這項建議提到的調解中心與政府政策的大方向吻合，我們也希望在司法機構以外有解決糾紛的方法。

所以，我們必須清楚考慮各方意見，但大方向是運用調解和仲裁，而這個方向也獲得律政司贊同。

此外，計劃鼓勵業界主動參與，但一些營商手法不良的商戶可能沒有參加的誘因。就此，是否需要考慮如何完善做法呢？

我們需要回應這些問題，亦會繼續與律政司及消委會探討可行方案。

特區政府會否考慮訂立類似破產保護令的法例呢？
主席，我剛才回應梁美芬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也提到在破產或清盤的法例中，存在一定的國際標準。

主席，我要申報，我也是這間於7月突然倒閉的大型連鎖健身中心的會員。

大家已經失了錢，甚至連個人資料也隨時會被人出賣。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會"尊重消費者與商戶自由締結的買賣合約"，亦提到"由於涉及直接干預對商戶營運計劃，必須小心處理"。

我剛才回答周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也提到已經撥出資源，讓消委會就預繳式消費和冷靜期進行研究，並會視乎研究結果探討可行方案。
主席，民主黨的胡志偉議員原本要求提出這項緊急質詢，但不獲你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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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1月7日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解釋。

主席，如果議員已完成了《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法定程序，他們其後在每一次立法會大會上所發表的言論，以及在辯論中提出的論點，當然繼續受《基本法》及相關的本地法例，特別是《立法會條例》及《議事規則》規管。

主席，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11月發表了一篇題為"庸人自擾"的文章，清楚指出提出雙重效忠的人是搞錯了對象，亦搞錯了概念。我認為有些人過去長期企圖以"兩制"頂着"一國"。既然是"一國兩制"，當然是先有"一國"才有"兩制"。

李慧琼議員的補充質詢是有關《基本法》的推廣。

主席，我很少認同毛孟靜議員的言論，但我也覺得局長剛才沒有好好作答。

主席，第一，就陳克勤議員問及的個案，上訴法庭今天已有判決，明天還會聽取有關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申請。根據我們一般的立場，在司法程序完成前，我們不會對個案作進一步評論。

主席，第一，我在作出主體答覆時是十分小心，希望羅議員也留意。

有關的宣誓內容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方面是擁護《基本法》，另一方面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在主體答覆亦指出，宣誓內容並沒有因為《解釋》而有所修改。

我在主體答覆第一和二部分特別強調，《解釋》的第三條並沒有改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宣誓內容。

至於尹議員問及關於主席的國籍，我們當然不會在質詢環節評論個人情況。

局長說《解釋》的第三條說明相關公職人員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法律承諾。

主席，我要強調，經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我們的看法是《解釋》的第三條沒有改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宣誓內容。

我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宣誓內容的第一部分是擁護《基本法》。

讓我再三強調，《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宣誓內容本身，包括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容並沒有改變。

此外，我們亦更清楚知道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及《基本法》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法律地位。

我相信這能有助市民日後進一步認識《基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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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居民如欲來港定居，須向其內地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前往港澳通行證》。單程證目前的名額為每日150個，其受理、審批及簽發屬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1997年7月1日至今，已有83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定居，而在未來50年估計將有193萬名新移民在港定居，當中大部分來自內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入境事務處現時在單程證審批程序中有何角色，以及有否要求內地當局在審批單程證申請時考慮申請人的年齡、學歷及語言能力等條件；二有否評估政府在不能控制單程證名額及申請資格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制訂配合本港人口特徵的房屋、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政策；及三會否向中央提出修改《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以訂明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審批內地居民來港定居的申請？

主席，就我主體質詢的第一部分，關於特區政府在單程證審批程序中的角色，局長強調特區政府只會在個案層面作出配合。

主席，我以為局長已很清楚聽到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局長剛才在回應補充質詢時透露局方經常與內地有關當局作交流，請問局方有否考慮到單程證的情況對香港構成極深遠的影響，可否把交流變成一個制度，透過香港的介入或參與，從而影響或參與整個單程證的審批程序，而不要單純地作被動式的回應呢？

主席，有部分市民確實擔心有人濫用機制，包括透過假結婚或其他古怪的手法來港。現時在單程證制度下設有打分制及審核分數線，這些均由內地政府管理。

對於所有達到分數線的單程證申請，特區政府是否也必定要接收？特區政府通常會以甚麼因素考慮是否需要接收這些人，又或過去有沒有不獲當局接收的個案或數字供大家參考？

事實上，政府應該擔當一個更積極的角色，與內地政府一起為單程證家庭團聚做好把關工作。然而，我主要想問一個問題。我在地區經常遇到新移民說不適應香港生活，或因家庭突變令他們在香港的生活變得困難。於是，我們提出設立返回機制，讓他們取回內地戶籍，返回內地居住。

有創新科技業人士向本人反映，由於地政總署過於狹窄地詮釋工業大廈地契中"工業用途"的定義，所以工廈單位業主因擔心違反地契而拒絕向他們出租工廈單位。地政總署採用的"工業用途"定義跟隨上世紀60年代制定的《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中"工廠"的定義，即是指任何處所或地方，而在其內是進行物品的製造、更改、清洗、修理、裝飾、精加工、出售前改裝、搗碎或拆除，或在其內是進行物料改變。儘管城市規劃委員會用以詮釋法定圖則所用規劃詞彙中，"工業用途"的定義與地政總署採用的大致相同，但城規會曾經多次修訂該定義，以涵蓋研究、設計及發展等工序。此外，城規會已擴大"工業"地帶內所准許的用途範圍，容許工業地帶內的樓宇作"工業用途"定義以外的用途。

在逐一回應吳議員的質詢之前，我希望先指出，法定城市規劃與土地契約行政是兩套不同的制度，讓我解釋兩者有何不同之處。

法定圖則讓公眾和持份者知悉個別用途地帶的規劃意向，以及在該等地帶內進行個別發展或非發展項目是否需要申請規劃許可。有關法定圖則所訂明的用途和要求，反映該圖則內的最新規劃意向，並涉及較廣泛地區規劃層面的法定管制，亦會隨法定圖則或規劃定義修訂而改變。

政府售賣土地時，會參考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制訂該地段的地契用途。如果地契訂立當時，有關的土地已納入當時適用的法定圖則，該地契的用途條款無須、亦不一定涵蓋相關法定圖則下該地段所屬用途地帶所容許的所有用途，但基本原則是地契訂明的用途不能夠抵觸法定圖則，而一經雙方簽立，有關地契的用途條款並不會隨法定規劃修訂而自動改變，亦必須根據適用於合約詮釋並經確立的法律原則作出解釋。因此，地契條款訂立後相關契約條款不會、亦不能隨着城規條例詞彙定義的演變而自動作出相應的調整。但是，在推售新用地時，地政總署會適當考慮相關用途是否會因為社會的演變而出現了變化，須作出相應的調整。例如近年售出的兩幅位於葵涌的工業用地，其地契條款除了准許作工業及倉庫外，亦加入了其他可容許的用途，例如直接支援工業營運的辦公室、資訊科技及電訊業、研究、設計及發展中心、實驗室、檢查及測試中心等。如果法定圖則下個別私人地段所屬的用途地帶有所修訂，相關私人地段業主可以向地政總署申請修訂地契或申請短期豁免書，以改變該地段地契下可以容許的用途，但建議修訂地契的土地用途必須符合所屬用途地帶所訂明的經常准許或已獲得規劃許可的用途。在審批過程中，分區地政處會徵詢相關部門包括規劃署及消防處的意見，並按需要透過民政事務處進行地區諮詢。分區地政處會視乎收到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以地主身份考慮有關申請。如獲批准，申請人須繳付豁免限制費用/補地價費用和行政費，並接受批出的其他條款。在政策主導下，政府可為個別行業或特定用途引入利便將工業地段或現有工業樓宇改作特定用途的豁免收費/特惠計劃。

正如上述，有關規劃用途修訂並不會取代個別地段原已訂立的地契的用途條款。與此同時，對於地契內的"工業用途"，香港的現存案例已有解釋。地政總署作為地契的契約一方，不可亦不會單方面修訂早前已訂立的地契，或對地契訂下的用途作出有別於地契原意和普通法適用案例的演繹。有關地段業主如希望因應規劃改變而修改地契下的土地用途或申請豁免，可以向地政總署提出申請。至於質詢的各個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及三就過去5年針對工廈違契用途而採取的執行契約條款行動個案數目的統計，地政總署是自2012年才開始備存有關數字，2012年是157宗、2013年是208宗、2014年是209宗、2015年是172宗。地政總署於執行契約條款行動時並不會針對任何行業，因此並沒有就不同行業作出分類統計。此外，吳議員所指的"創新科技業"涵蓋面相當廣闊，亦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地政總署難以此進行統計。按地政總署經驗，上述工業大廈違契個案一般涉及辦公室、商店、學習中心、娛樂及康樂場所、食肆及宗教聚會場所等。

當中3個工廈單位被改作零售商店，另外1個工廈單位被改作兒童興趣班用途，違反相關地契條款。上述4宗個案的前業權人都已根據上述條例的第8條向行政長官提出呈請，就轉歸的物業給予寬免。當中有3宗個案因前業權人已糾正違契事項及繳付一切相關的費用、開支、罰款及/或滿足其他附加的條款，而獲給予寬免，取回被轉歸政府的物業。地政總署現正處理餘下的1宗個案。地政總署於2015年2月就短期豁免書數目曾作過一次性的統計，當時適用於工廈單位而仍然有效的短期豁免書約有1,000宗。

局長一向喜歡說"按既定程序的政策"或"政策行之有效"等，言下之意，很多事情也無須作任何改變。我不知道局長的態度是否較為固守及僵化，所以並無正面答覆我的主體質詢第三部分的提問，即"地政總署為何多年來未有跟隨城規會修訂'工業用途'一詞的定義；當局會否統一城規會和地政總署就該詞採用的定義"。其實，依我看法，政府與其小修小補，推出"補鑊式"的豁免收費或特惠計劃，倒不如全面或全盤檢視"工業用途"一詞的定義，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會否計劃成立一個跨部門及高層次的工作小組，全面統籌重新界定"工業用途"一詞定義的相關事宜，令當局日後不論在審批申請用途或執管工廈單位時，也有清晰法例可以依循；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主席，多謝吳永嘉議員的補充質詢。

主體答覆亦提到為何我們認為不可以"一刀切"把地契中的詞彙，自動與《城市規劃條例》掛鈎，因為把《城市規劃條例》就某些詞彙作出的改變自動適用於地契是不可行的。主體答覆中有提到的內容，我便不再重複了。就着吳議員詢問我們會否成立一個跨部門及高層次的工作小組，就"工業用途"一詞的定義進行跟進工作，簡單的答覆是不會的，因為事實上並無此需要。

其實，局長是應該做好這件事情，否則便會扼殺很多創意工業......我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局方需要再次制訂"工業用途"的定義，與時並進，而不是由土地承租人提出申請。

主體答覆亦解釋了我們為何不能夠因應《城市規劃條例》的改變，而自動改變地契中的詞彙釋義，我便不再重複了。

我想指出，這是可以做到的，我在主體答覆亦提及過往一些例子，例如數據中心或測試中心等。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在目前的制度下，並非我們不想自動進行調整，而是並不可行。如果大家希望政府就着創新科技或創意文化產業提供特殊的政策支援，請找相關政策局就此進行研究。

作為發展局局長，他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議員剛才提及很多工業大廈被用作貨倉。其實，把工業大廈用作貨倉一般是容許的，除非地契註明只可用作工業用途，否則用作貨倉是可以的。至於梁議員指出，現時很多工業大廈被用作既不是工業又不是貨倉的用途，這是客觀事實。

然而，當中有既定程序及步驟須予遵從，請恕我們真的沒有"一刀切"的方法可以作出全面的放寬，因為我們亦要考慮個別工業大廈的安全隱患及消防設備等各方面。
主席，政府多次提出再工業化，希望透過工業回流來發展高端工業，令香港的實業可以再次興旺。

我想問當局會否檢討活化工廈帶來的影響，從而制訂鼓勵創業、文創、工業回流的措施，甚至與《香港2030+：跨越2030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整個計劃作出配套呢？
主席，活化工廈政策已在今年3月底結束，社會就這個政策的優點及缺點作出很多討論。

民政事務局透過我們的新賣地條款裏，例如黃竹坑的商業大廈都預留了逾萬平方呎的樓面面積，支持文化創意產業藝術工作者；在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亦有這些設施。

如果何議員在這方面有任何具體建議，歡迎向我們提出，我們一定會積極考慮。

《2016年消防條例草案》。
政府法案：二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6年消防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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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第1及2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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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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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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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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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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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於2016年11月9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6年海岸公園令》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我現在請陳淑莊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在2016年11月11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研究《2016年海岸公園令》。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研究該附屬法例，以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結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1月11日。代理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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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今年6月，證監會與聯交所就改革上市架構，推出了一份聯合諮詢文件，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市場很大的反響。因為不少業界都擔心諮詢文件的建議一旦落實，證監會將全權掌控所有上市公司申請的生殺大權，以監管思維作為審核準則，窒礙市場集資功能。我亦留意到整份諮詢文件，大部分只集中於討論上市審批權如何分配，並無着墨於如何打擊市場出現的各種不良現象，從而訂出全面的上市政策改革，也沒有談及如何推動香港證券市場持續發展，吸引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等議題。故此，我今次提出這項制訂全面上市政策的議案，希望大家不要只着眼證監會與港交所的權力爭奪，應要放眼整體市場未來的持續發展，以及長遠考慮。首先，我想指出，這份諮詢文件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有少許誤導。因為名義上是證監會與港交所兩個監管機構的聯合諮詢，理應在職責和工作範圍上已有內部共識。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內部矛盾重重，並在諮詢過程中暴露無遺。不單證監會和港交所就上市批核權暗中角力鬥法，更有交易所董事公然召開記者招待會"唱對台"；又有人計劃遊行，要全盤推倒諮詢文件。由此可見，所謂"聯合諮詢"這幾個字是假的，你爭我奪才是真的。所以，證監會和港交所兩個機構本身的角色一直存在一定矛盾，在無法擺平之餘，借聯合諮詢這個偽命題，把其內部矛盾轉化為業界的對立。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說回股票市場的發展，無可否認，自1980年代戴維森報告書面世以來，本港的股票市場在多方面均取得良好的進展，更多年雄踞全球IPO集資總額的三甲之列，值得我們引以為榮。自九七回歸後，國企紛紛來港上市，金融市場迅速發展，建立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同時亦製造出貧富懸殊的現象。財富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一般中小券商和投資者，完全無法分享金融市場蓬勃發展的成果。

當股價大幅炒高後，股價便好像過山車般急速向下，引誘散戶入局接貨。莊家就是透過這種"向下炒"的蠱惑招數，不斷配股和供股，以至使用"十合一"，甚至"一百合一"等所謂財技，不斷推低股價，一再壓榨小股民。再於股價低落時配股予相關人士，把小股東的資產盡量魚肉於股掌上。

又以創業板為例，今年共有35隻股份在創業板上市，但股價從最高回落九成的，在35隻中已有15隻，比例是四成，如果從高價回落五成以上的股份亦計算在內，便多達26隻，佔全年上市創業板比例逾七成，可見市場已經處於極不健康的狀態。造成以上現象，跟近年內地資金湧港，紛紛收購上市公司，進軍本港金融市場有關。本來北水南調，增加資金入市是一件好事，但"殼股"卻也應運而生，導致"啤殼"成風，令"殼股"成為香港獨特的奇景：公司上市不是因為真正有業務發展的需要，只是想在上市後盡快將股權出讓，多賺一筆快錢。因為一個殼，主板市價一般叫價高達7億元，創業板也要3億5,000萬元，再者，整個申請過程只需6個月至9個月便可完成，獲利之深，令人咋舌，難怪這麼多人為"殼股"賣命。公司這邊廂上市，連第一年年報還未發表，那邊廂股權已經出讓，為何堂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會變成這樣呢？我認為除了政策上有傾斜之外，是否整個管理和監督制度出現問題呢？事實上，香港"老千股"的惡名，早在內地廣為流傳。以下我引述一段早在微信中瘋傳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港股不得不提防的'老千股'陷阱"，文章中有一句是這樣寫的："老千股是香港股市的土特產，是A股市場所沒有的。這一方面是由於香港特有的監管寬鬆和發行制度，另一方面是由香港人的投機精神造就的。我們致力推動滬港通，以至下周一開通的深港通，都是為吸引內地投資者來港投資，難道我們可以對於內地投資者對香港的這種批評視若無睹，自我感覺良好？我不希望有些人只是堅持護短，堅持說上市機制運作良好，無須改變，如果真的這麼好，為何這麼多公司一上市便變臉，重要資產迅速蒸發？這些老千手法不斷削弱海內外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信心，結果投入市場的資金不斷萎縮，拖累中小券商的業務，令小券商不是結業便是賣盤，明明這是近似詐騙的行為，偏偏可以在公司上市後，避過證監會的執法行動，還可以明目張膽地在市場橫行。我想問證監會，為何對我們這些一直循規蹈矩的中小券商的規管態度會是如此不合理，採取寧枉莫縱，有殺錯無放過的態度？為何動輒譴責中小券商，並罰款，甚至威脅要"釘牌"，但對這些在市場橫行的老千，卻毫無辦法呢？為何證監會增加人手、增加資源後，又無法打擊我所提及的種種失當行為呢？

所以，就上市架構諮詢文件而言，我認為我們的制度需要改革，但改革一定要達到數個重要目的，包括不能窒礙整體市場發展、運作上應更具透明度、充分引用以披露為主的審核制度，以及就市場適應性規範訂定清晰的指引，以吸引更多新公司來港上市。最重要的是，對廣大投資者提供更大的保障，要做到以上數點，證監會需要認真聆聽市場各持份者不同的聲音，日後作出任何改變，也要增加業界的參與，絕不能一意孤行，更不能霸王硬上弓。代理主席，現時全球上市交易所都希望吸引更多新經濟企業上市。新經濟企業發展迅速，以Facebook為例，由零開始到在納斯達克上市集資1,000億美元，只是用了短短8年時間。科技日新月異，難保第二間Facebook或第二間Google可能在兩三年後出現，如果香港希望吸引這些潛力優厚的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便更應該將注意力放在討論是否成立第三板或改革創業板上，設法搞活股票市場，不可以着眼於權力鬥爭，忽略市場發展的方向，這樣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我希望政府在制訂全面上市政策的議題上扮演積極的角色，要營造一個健康的市場，一個有序發展的營商環境，以及保障投資者。我們期望同心合力，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更多資金流入香港股票市場，令股票市場長做長有，千萬不要殺了這隻"會生金蛋的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張華峰議員，你是否已動議你的議案？請動議你的議案。
我動議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華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涂謹申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代理主席，這星期金融市場的焦點肯定是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因為深港通在下星期一便會正式開通，是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後內地股市國際化的另一項重要金融發展，不論對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發展皆帶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兩地資本市場互通雖然可帶來大量潛在資金，促進內地金融業開放，但同時附帶而來的是市場風險，特別是兩地市場融合後所產生的種種炒風，甚至是股價異動，令香港市場內地化。如果大家仍有印象，內地於今年元旦日實施"熔斷機制"，原意是設立一個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穩定機制，但出來的政策效果卻恰恰相反，"熔斷機制"本身變成引發市場波動的機制和元兇。

代理主席，兩地市場發展日益緊密，而內地市場不論在監管機構及市場結構上，也與香港有很大分別。近年，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加強合作，不論滬港通、深港通或內地與香港的基金互認安排，都為我們帶來新的監管挑戰。如果監管做得不好，我們便要賠上市場聲譽作為代價。

可是，隨着近年市場北望神州，負責前線監管和協調者都變得越來越着重市場推廣。港交所本身是一間上市公司，要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但同時又是發行人的前線監管者，要維護公眾利益，以及市場要有良好信譽和秩序。港交所在審批新股上市的職能上，確實存在潛在利益衝突。此外，不少上市公司近年在掛牌後業績便立即走樣，有些甚至在上市不足兩個月便發出盈警，顯示新股質素每況愈下，令人關注現時上市審批的把關工作是否有不足之處。此外，"啤殼"風氣盛行，由"借殼"上市造成的問題等，都令人關注現時的監管環境是否落後於市場發展的需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證監會這次的諮詢建議，目的是希望改組負責審批上市的機制，提升上市程序和上市政策制訂的效率和效能。建議包括，聯交所將新增負責上市政策的上市政策委員會，以及負責審批敏感或有重大爭議的上市申請的上市監管委員會。在兩者中，證監會的代表均佔一半，明確界定證監會在上市政策制訂及審批中的角色。可是，當建議提出後，業界確實提出了不少反對聲音，包括擔心權力會否過分集中、會否產生過分干預，以及正如張議員所說般，會否將"金蛋"掐死。事實上，聯交所並非法定監管機構，這次建議能夠改善上市監管的管治模式，證監會可透過參與上市監管委員會，實際行使根據《證券及期貨規則》獲賦予的權力反對某項上市。不涉及合適性的問題及更廣泛政策影響的個案，將會繼續由上市委員會負責審批。這次改革的諮詢期因業界的爭議而延長兩個月。業界其中一項論點，是"合適性問題"及"廣泛政策影響"的定義為何，認為模糊不清。同時，他們亦對上市監管委員會的組成和代表性提出了很多意見，甚至指證監會其實是想透過此制度奪權。事實上，聯交所的上市職能由《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賦予，然而《條例》亦訂明證監會除規管認可交易所外，亦須為證券上市及處理證券上市的申請程序訂立規則。其實，新舊制度的差別只在於證監會負責運用這權力的程度和方法。金融監管需要增強是大勢所趨，而且在港交所積極融合中港市場的策略下，監管機構的把關顯得更為重要。

即使這次建議得到落實，香港的做法其實跟國際市場的趨勢仍有一大段距離。對比英美主要金融市場，有關上市申請的生殺大權都是掌握在市場監管部門手上，例如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英國的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即使監管架構與香港較接近的澳洲及新加坡，當地的上市審批部門雖然屬交易所旗下，但當地的交易所並不實際掌握審批權力。相對而言，即使香港落實這次改革，港交所在上市審批事宜的參與仍屬主導，一般申請仍然由上市委員會負責審批。在上市監管委員會加入證監會代表，其實只是將證監會原本應該有的否決權明確化。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目的是促請政府在促進兩地資本市場發展的時候，監管機構都要做好監管者的角色，檢討現時法例是否足以應付監管工作上所面對的新挑戰，因為我們的市場參與者，不論是投資者還是上市公司，涉及內地的比例都逐漸提高。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近來內地公司來港上市的數目有增無減。在2015年，內地公司在香港透過首次公開招股籌集的資金佔市場總集資額達92%，可見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市場非常依賴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相關中國股份的股票成交量亦在過去5年均超過五成。以市值計，在主板的相關中國股份之市價總值佔股份總市值超過四成，由此可見，我們的股票市場與內地的關聯性越來越高。在深港通開通前夕，我想借此機會指出，香港市場已經變得更大及更複雜。近年，企業管治缺失及披露問題有嚴重趨勢。證監會涉及這個範圍進行的調查數目在過去5年急速上升，由2011年的36宗增至2015年的177宗。另一方面，滬港通、深港通無疑會令AH股的關連性變得更快更強，而兩地市場的環境、交易規則、法律制度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異。此外，內地的信息披露制度未如香港般完善，人治色彩較濃，政策對市場的影響更大，而且不透明，敏感消息容易泄漏，令有心人有機可乘。由於涉及跨境違法行為，中港監管雙方不能就本土以外的不法行為執法，我希望兩地監管機構能夠加強在執法層面的合作，堵塞監管漏洞，增加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張華峰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多謝張華峰議員提出"制訂全面上市政策"這項議案，以及涂謹申議員剛才提出的修正案，並提到在國際慣例上，上市政策和上市審批等程序。針對香港的情況，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更多海內外資金投資香港證券市場，與張華峰議員的出發點完全一致。

聆聽議員發言後，我會就各項議題作整體回應。首先談談香港證券市場的變化。香港現行的上市規管架構於2000年代訂立，當時的證券市場規模明顯較小，結構亦遠較目前簡單。在過去10多年來，我們的市場經歷了大幅增長，而且變得非常複雜。具體來說，過去10年，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數目由1,135家上升至去年年底1,866家，升幅達64%，而總市值則由8兆1,000億港元上升3倍至去年年底24兆6,000億港元。以往市場主要以服務本地的公司及業務為主，現在已演變成為內地及海外公司首選的集資中心。香港市場一直對國際投資者開放，而我們在科技、監管及金融服務等方面的發展，亦令市場參與者能夠更容易從外地直接參與香港的市場。香港證券市場在規模及複雜程度已經歷了巨大演變，故此有需要為應對現今的市場環境，設置一套切合時宜的審批流程及模式。正如財政司司長在2016-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指出，面對龐大而複雜的證券市場，我們須不斷檢視有關規管制度、精簡程序、提升市場效率和質素，鞏固香港作為首選集資中心的地位。證監會及港交所在今年6月就"建議改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展開聯合諮詢，目的就是令上市監管架構及流程更能應對市場迅速的發展。政府歡迎證監會與港交所就這個重要的課題進行聯合諮詢。諮詢文件建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增設兩個委員會，即"上市政策委員會"及"上市監管委員會"。上市政策委員會處理上市政策，上市監管委員會則處理涉及合適性問題或具更廣泛影響的上市個案或申請。

諮詢文件旨在引進更多一站式處理，讓證監會及聯交所有更集中的平台，更早處理對市場質素、競爭力及發展重要的政策及決策，以及簡化上市申請程序，令審批流程更有效率。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提及，有意見關注落實建議會否干擾現時的上市程序及削弱香港證券市場的長遠發展。議案亦建議政府在認真聆聽業界就諮詢文件發表的意見後，審慎制訂全面的上市政策及釐清上市合適性的定義。上市政策方面，諮詢文件建議的上市政策委員會討論有關市場質素、競爭力及發展重要的政策議題。上市政策委員會的成立讓證監會及聯交所有一個更為集中的平台，以便更早處理重要的政策及決策。這樣可加強協調、提升效率，從而作出及時和經周詳考慮的決策。至於合適性定義方面，合適性規定早已納入《上市規則》多時。聯交所須認為發行人及其業務適合上市，才可批准上市。聯交所根據其過往作出的決定，曾就此議題發表指引。就諮詢文件內建議將有合適性問題的申請交由上市監管委員會處理，證監會及港交所已注意到市場有意見希望釐清合適性定義。證監會及港交所將會分析及考慮就諮詢文件所收集到的所有意見書，包括上述有關合適性定義的意見。正如我們在本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指出，證監會及港交所持開放的態度，聆聽市場的意見。諮詢進行至今，我們看見各持份者對諮詢建議十分關注，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政府樂見業界的踴躍反應。事實上，證監會及港交所已把諮詢的回應期限延長兩個月至本月18日結束，令諮詢期長達5個月，讓各界人士有足夠時間和更多機會提交意見。諮詢期剛剛結束。證監會及港交所已表示會審慎地考慮及分析所有收到的意見和建議，以擬備有關的諮詢總結，並在適當時候發表。就議員今天發表的意見，證監會及港交所亦會細心聆聽和考慮。代理主席，我暫發言至此，待議員發言後，會再作整體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針對現時證券市場的發展趨勢，我同意張華峰議員的議案和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今年發表的"建議改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聯合諮詢文件，引起市場熱烈討論。雖然市場的意見不一，但卻有一個共通點，便是大多數持份者均同意香港市場一直不斷轉變，因此定期檢討監管的機制可以回應市場發展的需要，確保機制持續有效運作。對於諮詢文件列出的目標，包括提升效率、提高透明度及加強在監管過程中的協調和問責，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持份者都會表示支持。支持諮詢文件的一方認為，引入兩個新委員會並加入證監會的成員，以及釐清聯交所總裁的審批職責，將有助強化監管水平。此外，根據擬議的新架構，證監會亦可以在早期直接參與上市監管的決策，以及政策制訂的過程，提高整體的效率、透明度和問責性。至於反對諮詢文件的一方，張華峰議員和涂謹申議員剛才已經詳述他們的部分觀點，我在此不再重複。

所以，諮詢建議暫時很難說明新架構能夠作出比原來架構更公平、有效、有秩序、具透明度及競爭力的上市決策。代理主席，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改革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提升上市的審批質素和效率，所以應引入更多不同的專業人士參與決策過程，而聯交所本身亦應該有合適機制，避免聯交所作為審批者同時亦是營運者的角色之間產生衝突。現時上市委員會的成員數目比較多，背景多元化，好處是不容易被操縱及形成偏見，對平衡各種不同利益的意見發揮關鍵作用。

雖然他們只是針對部分非常規的上市個案，但整體架構的設計不一定會較原組成優勝。此外，我想提出一點，這亦是十分重要的。有法律學者提出有關是次諮詢的法律原則問題。有關問題都值得各方關注，以確保這次改革有扎實的法律基礎。

在任何情況下，我相信加強對違規者的調查及執法，將能發揮很好的阻嚇作用。代理主席，健康有序的證券市場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我期望各方在多聆聽不同的意見後，制訂真正能夠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改革建議，一方面促進兩地證券投資的互聯互通，另一方面，在保障投資者權益的同時，讓香港的金融證券行業持續健康地發展。

有人說，我們的證券市場已慢慢中資化及大陸化，其實，這是沒問題的。正如很多人都說，現時全球的資本市場都是一體化，可能北京或倫敦打個噴嚏、在蝴蝶效應的影響下，全球股票市場都會出現大震盪。上星期，國內宣布"深港通"將於12月初落實。有些人會問，其實兩大股票市場，包括深圳和上海的股票市場的集資量一點也不少，集資額亦絕不遜色於香港股份數字，特別是兩個股票市場的創業板的活躍程度，更遠超於香港。但是，為何還有如此多中資機構排隊來香港集資上市，致令香港2015年年底的集資額再次大幅度拋離紐約和上海，成為全球第一？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國際投資者相信香港的監管制度和水準。剛才，我聽見張華峰議員把股票市場說成是一個大賭場，對此，我相當同意。香港的股民或普羅市民在經歷了多次大上大落的股災後，很多人都已受過慘烈的教訓。相信大家仍記得當年有長者用"棺材本"買入"8號仔"的事件，從事件中，大家不難明白若股票市場監管不當，受影響的不是"大孖沙"，也不是張議員或他代表的業界，而是全香港市民，特別是長者，以及一些等待退休保障的人。

但是，我相信，在經過多次仙股事件，以及很多上市不久的股份突然跌至停板，一些中資公司在首年上市時"係威係勢"，甚至有百多億元的盈利，但到了第二年或第三年便虧損嚴重後，不少股民的金錢都被蒸發了。我們要明白，如果讓有嚴重利益關係的聯交所獨斷獨行，是很有問題的。況且，現時聯交所的總裁及很多要員都與中方有密切關係，這令我們認為設有一個更強力的監管機構和監管制度更顯重要。其實，決定任何市場是否受到國際投資者的信任，並非只着眼於監管，更要視乎大環境，包括香港對法制、對司法制度的尊重。最近在香港發生的事件，包括人大釋法，以及令很多本地和國際觀察家及投資者非常擔心的，包括香港進一步中資化、大陸化，以及將香港的管治水平一直降低，以遷就國內企業，這些才是我們最擔心的事。

所以，要加強監管上市和市場，包括改善證券上市的監管制度，是一定要走的路，別無他法，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採取甚麼態度、甚麼方法。我同意在整個諮詢過程中，以及將來作任何決定前，須尊重不同份持者的意見。但是，若擁有千絲萬縷利益的持份者想混水摸魚，希望透過鬆散的制度以取得最大利益，透過這樣的制度在上市時獲得最多金錢，蒙騙廣大股民，我實在不敢恭維。我希望政府和證監會一定要在這件事上謹守崗位，不能因有人反對便放棄如此重要的監管職責。

代理主席，香港新股上市市場集資一直在全球享有領先地位。自從2009年至2011年連續3年成為全球IPO金額最高的市場後，香港在2014年、2015年再次成為全球之冠。去年，香港IPO的總集資額達到335億美元，遠超第二位紐約交易所的196億9,000萬美元。雖然香港IPO市場的表現十分亮麗，不過，近年新股上市屢屢出現問題。每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IPO之中，有不少屬於股權極為集中、股份在市場流通量極少的"微型股"。由於這些"微型股"本身具有股權極為集中，以及股份在市場流通量極少的特質，往往在正式上市後的短短數個交易日內，股價倍升，甚至是數十倍地大幅上升，吸引不少投資者買入。但是，當升浪結束後，有關股價亦大幅度下滑，這種股價極為波動的情況，令不少散戶投資者損失慘重。更甚的是，有部分"微型股"在上市一段時間之後，經常出現大比例的折讓價供股或配股，頻繁地分拆或合併股份，令持有有關股票的小投資者權益出現巨大虧損，這些股票被稱為"老千股"。

當然，這些"微型股"和"老千股"只佔聯交所1,953間上市的主板和創業板公司的少數，不過，這些"老千股"的存在，其玩弄財技的手法，的而且確嚴重傷害小投資者的權益，並且對香港股票市場的聲譽和長遠健康發展造成絕不能忽視的損害。因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聯交所實在不能放任這類不良股份和活動不理，否則只會縱容市場邪氣當道，損害小投資者的利益。就此，民建聯原則上同意證監會和聯交所共同提出改善上市監管決策和管治架構進行的聯合諮詢方案。雖然有關方案未必可以即時及全面杜絕"老千股"和個別新股上市後由於股權極為集中，在上市後股價大幅波動等損害小投資者利益的問題。不過，有關改革踏出加強監管新股上市，保障小投資者利益的第一步。代理主席，這些改革也有助證監會和聯交所可以更快因應市場的變化制訂新的上市政策，推動香港股票市場長遠及健康的發展。最後，我想講述民建聯對張華峰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以及涂謹申議員提出修正案的立場。雖然張華峰議員的原議案措辭，似乎對上市監管架構改革諮詢方案有所保留，但原議案的出發點，是希望釐清上市合適性的定義，以確保香港證券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同時，能夠顧及和推動金融創新等整體利益，與民建聯的想法吻合，民建聯會表決支持。至於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強調加強對內幕交易及披露信息的監管，提高證監會監管工作的透明度，避免出現監管漏洞，更與民建聯的想法一致。至於"確保聯交所在上市審批與市場推廣之間不會存在角色衝突"一點，希望政府和監管當局多加研究，回應市場的意見，適時制訂例如防火牆等相關有效機制。

代理主席，我要申報利益。因為我持有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股票，所以我稍後不會發言，亦不會投票。

代理主席，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早前推出有關上市監管架構改革的聯合諮詢，引起市場很多爭議。張華峰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的確很重要。要提升香港上市監管政策及效率，關乎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監管制度能否打擊一些非法行為，同時亦要令國際投資者保持信心。政府曾在2003年建議把交易所上市科的監管權轉回證監會，但後來發展成為共同監管，以聯交所在前線向證監會緊密匯報，證監會保留否決權。不過，聯交所是一個牟利機構，靠上市做生意業績，要它負責監管，難免有利益、角色的衝突，調查和檢控仍然需要證監會親自處理，大家都看到目前市場監管模式在本質上是有些問題的。公共專業聯盟認為應以政策、市場發展為大方向。既然英、美都以證監會作全權監管模式，香港便不應將一半監管權給予牟利的聯交所負責，證監會又保留最後的審批、調查權力。

目前的監管機制明顯無法應對來自一些內地民企來港上市之後的一些問題，包括很多人利用香港上市的監管漏洞，提供由組織上市資產、申請上市到配對"殼股"新主所用的一條龍服務。這的確已經成為新興的"啤殼行業"。上市的原意應該是令企業在公開市場籌集資金，支持業務正常發展，以及讓股東分享公司發展的回報。但是，這種"啤殼"出來的新股，很多都是堆砌的所謂生意，只是換取上市資格，然後炒作，根本不是想做好公司業務。部分"殼股"上市不久就原形畢露，藉街貨流通量少而大肆炒作，結果造成很大波動，引股民上釣，很多人亦因而蒙受損失。問題在於這些公司過去兩年再注入一些新業務或資產，都會被視為新的上市公司，變相避開了本身的監管制度，衍生了一些漏洞。所以，例如"爛數"或難以解釋的股價大起大落的情況經常發生，而港交所及證監會已經不止一次被質疑辦事能力不足。我們看到香港的新股質素恐怕是每況愈下，不少"殼股"上市之後出現監管的問題，好像空殼公司、反向收購、股價操縱、內幕交易。凡此種種明顯都是損害小股東的利益，長此下去只會損害投資者對投資新股的信心。一旦誤墮"啤殼"的陷阱，散戶隨時可以血本無歸，而且死得不明不白。證監會諮詢時提出的方案，包括在上市委員會之上成立新的上市監管委員會，負責審批複雜的案件，而新的上市委員會則負責制訂上市政策，以及評核聯交所上市科職員的表現。在上市政策委員會及上市監管委員會內的代表人數均等，而在建議之下，兩個委員會的主席都沒有決定投票權。有意見認為香港的上市監管制度傾斜於上市過程之中的既得利益者，目前上市委員會的組成之中，上市發行商及顧問等代表多於投資者的代表，反而在倫敦及紐約等其他金融中心，都是由監管機構審批上市公司。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希望確保聯交所不會存在角色衝突、證監會加強與內地的監管，打擊跨境的內幕交易及披露信息的違規，提高透明度。這些建議都是針對問題的核心，所以我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今次證監會及聯交所的改革建議有助提高上市程序的效率，加強上市過程的透明度，方向是正確的，但繼續容許聯交所保留話語權，是否真的可以達致改善上市的質素及透明度呢？如果成立上市監管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在作出重要上市決策的時候提高其獨立性，便應該加入更多不同背景的成員，而聯交所的行政總裁亦應該避免潛在的角色衝突。這些委員的任命必須要有代表性，否則會令人覺得是"自己審自己"。此外，如果委員會的意見分歧，將會以投票決定，這問題又應該如何解決？最後我亦希望指出，熟悉香港金融服務及工作多年的業界人士都反映及批評財政司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過去10多年，在推動金融改革方面都沒有提出新的大計，而在金融海嘯之後推出的例如證券電子化等項目都是無聲無息。金融創新是推動香港金融地位的重要部分，不可拖延下去，亦不可以再說甚麼行之有效便算了。主席，謹此陳辭，支持涂議員的修正案。

我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因為他清楚指出監管法例的重要性。他的修正案提到，"政府亦應檢討現行相關監管法例，並與內地監管當局加強合作，打擊任何透過兩地及國際金融市場資金流動而進行的跨境違法活動及市場失當行為，特別是內幕交易及披露信息的監管"。我想在此強調，過去一段時間有不少報道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公司上市經常牽涉離岸公司，而離岸公司有高度的隱密性，與修正案中所強調的透明度有落差。如果有人以離岸公司控制資產，將會導致監管困難。

主席，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發表有關"改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的諮詢文件，引起業界不少反對聲音，其中有意見指現時審批上市程序行之有效，改革建議是證監會想奪權；亦有人指改革會根本改變現時的上市審批原則，由披露為本，轉為監管為本。我認為這些說法是言過其實。今次諮詢建議出台，其實是有很多背景的，當中第一點，當然是香港股票市場新股集資額位列世界前端，我們必須時刻保持市場活力和香港的優勢；第二，市場的新發展形勢是北水南調、互聯互通，繼"滬港通"外，亦即將推出"深港通"，但在深交所之前發表的《港股通交易風險揭示書必備條款》中，就特別指出了對香港"老千股"交易風險的提示。事實上，與創業板的股票炒賣和"啤殼"風潮大同小異，市場上近年的新股和"細價股"經常大上大落，出現不合理波動的事件越來越嚴重，問題屢屢出現，包括上市數個月便發出盈警，以及涉及造假帳而被撤銷上市地位或停牌遭查。

只有針對性地減少不良市場活動，我們才能夠長遠地維持本港證券市場的吸引力，確保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文件提到的建議，特別是LPC，即上市政策委員會，我留意到市場上對這項建議的反對聲音較少，其中主要便是提出要加入更多市場持份者，我認為這項意見值得參考，相信當成立上市政策委員會後，上市政策就可以參考更多持份者的意見。主席，2013年發生了阿里巴巴事件，由於該公司要求沿由它同股不同權的制度來港上市，並不符合本港同股同權的上市規則，結果證監會最終不同意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所以，文件中亦建議一個新成立的委員會LRC，而對於成立這個委員會的爭議性就較大，因為建議成員有6位，由證監會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各佔3位。批評聲音指出它的成員遠較現時上市委員會的28人少，單6個人就可以就涉及上市合適性的問題，或引致更廣泛政策影響的新股進行審批，業界認為它確實是奪走了現時上市委員會的一些實質權力，我亦理解由於這個委員會確實可以就着合適性及更廣泛政策影響的新股進行審批，所以請政府當局或證監會應更清楚地釐定哪些股票會列入合適性或更廣泛政策影響，使市場的疑慮可以減少。主席，在推行政策前，當局必須繼續與持份者溝通，我亦知道持份者確實仍有不同的批評和擔心。當局亦可考慮一些在市場上收集到的意見。我留意到金融發展局亦提出了意見，說除了考慮LRC外，其實亦可以考慮在現時的上市委員會中，加入兩名證監會的行政人員；而LPC，證監會的行政總裁就未必需要擔任它的當然成員。此外，我亦留意到香港會計師公會提出的意見，並認為其內容值得參考，包括LRC應該加入更多不同背景的成員，以避免因與上市委員會重複成員而出現自己評審自己的現象。我再次強調，在制訂及推出任何政策時，我們也必須照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當局有推出諮詢文件的理由和背景，但事實上，持份者的疑慮我們亦不得不考慮，亦需要在聽取他們的意見後再作合適優化。總的來說，我認為諮詢文件只是開始，由於改革內容基本上並沒有針對多位議員剛才提到，包括我們也有提到的"老千股"，或以財技炒上炒落，懷疑是欺騙小投資者的情況，令我認為諮詢文件的內容也是未有足夠對焦。我希望這只是第一步，將來會有更具體的建議或更實質的行動，包括以執法來處理這些不法、或是不誠實的行為。

面對市場急速的發展，有那麼多科技公司出現，我們的運作應更具透明度和靈活性，又或應要成立第三個交易所，讓這些大量來自內地或世界其他地方，同樣有同股不同權要求的科技公司上市，才能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相反，如要實施這樣的改革，不單在法律上會被人挑戰，更扼殺了......代理主席，你要留意，我剛在午飯時間聽到一個中小企老闆說，這建議會導致本地做上市的中小企，完全沒有生意，只能惠及歐美的大公司。所以，我對聯交所和證監會聯合資詢的建議極有保留，希望政府可以回應相關的法律問題。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獨立及公正的體制，令世界各地的企業有信心前來香港集資。當然，他們須留意上市公司的數量及集資額的增長，但這些不應該是唯一的考慮。最重要的是確保香港證券的監管水平及上市的監管質素，才能鞏固世界各地投資者的信心。

現時，上市申請是經由港交所的上市部審閱，再由港交所的子公司聯交所之下的上市委員會進行上市聆訊。

兩個委員會各有一半成員是證監會的高層人員，另一半則是港交所的人員。很多業界人士認為，新方案會令證監會權力過大。

在新倡議的架構下，上市委員會將繼續負責審批大部分不涉及合適性問題或更廣泛政策影響的個案的上市申請。

我原則上同意改革的方向。我聽到很多業界人士甚至上市公司的董事都有很大意見。可是，從保障投資者甚至專業人士的角度來說，這項改革是必須的。然而，在改革的同時，我覺得當局亦要釐清數點。

代理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及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

我代表的香港總商會已明確反對改革建議，並指出當中有多項憂慮，包括增設上市政策委員會及上市監管委員會將會拖慢上市申請審批過程，並會對有意上市的企業造成不必要的障礙。同時，亦會影響香港自由市場及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以及令上市委員會的專業性被邊緣化等。我認為政府對有關改革必須三思，因為一但落實有關建議，不單有機會導致香港新上市公司的數目減少，更會削弱香港長遠的競爭力。一直以來，港交所和證監會各自有明確的職權，港交所負責前線監管，由上市委員會負責審批公司上市，而證監會則負責執行規管證券期貨市場的法例，守住最後關口。雖然諮詢文件指出，有關改革將會令證監會和聯交所在上市政策制訂方面更緊密合作，但在實際操作上，這建議會擴大證監會在上市審批過程中的權力，令他們扮演前線監管的角色。因此，有意見認為證監會的權力因而大增，甚至可直接插手企業上市的審批工作，有違過去盡量不干預市場運作的原則。我亦關注到諮詢文件建議成立兩個新的委員會，令人覺得證監會意圖繞過立法機關，取代上市委員會的職能，可能會造成深遠影響，削弱香港金融業的競爭力。金融業界其中一個憂慮，是將來成立的LPC及LRC在成立後，證監會的權力將會因而無限擴張，因為新成立LPC的8名委員中，證監會佔其中3名。至於LRC的6名委員中，證監會及港交所各佔一半。正如諮詢文件第130段指出，上市政策委員會將會在評估上市部高級行政人員履行其監管責任的表現方面，負上主要責任。

這樣將會衍生很多問題，包括上市部在處理上市申請時，會否傾向於證監會意見，而欠缺獨立性？受上市政策委員會評核的上市部高層，會否考慮將上市申請交予上市監管委員會時，為求自保，採取更保守的取態？另一方面，香港總商會亦擔心有關新建議將會為上市程序帶來不必要的障礙，令很多中小企難以集資，拓展業務。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市程序變得複雜，但又欠缺充分理據支持，便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聲譽，令我們的自由市場經濟受到衝擊。事實上，最熟悉市場運作的，一定是業內人士，他們對市場的觸覺最敏銳，敢於承擔風險，開拓市場，把握機會。至於政府則必須盡力提供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盡量不干預金融市場的運作。上月，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與多個業界代表舉行了研討會，反映市場憂慮。我在會上表明有關文件牽涉上市審批架構的重大調整，絕非微調，而是乾坤大挪移，有違過去盡量不干預市場運作的原則。代理主席，香港證券市場需要健康有序的發展，我希望政府了解業界的憂慮。任何改革建議都要從長計議，並且與各持份者充分溝通才落實執行。總括而言，香港總商會認為由上市監管委員會負責處理複雜的上市申請並不可取，而諮詢文件亦沒有提供有力證據，證明現行制度有所不足，需要作出修改。現行的上市制度多年來在香港行之有效，我們促請證監會與港交所在進行改革前，先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代理主席，香港營商環境的吸引之處有賴我們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場原則。只要市場運作暢順，工商、金融界不希望看見政府將規管市場的無形之手伸到又長又遠。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和涂謹申議員兩項議案。代理主席，金融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之一。粗略估計，金融業在2015年聘請的勞動人口已達246,000人，佔全港工作人口6.5%，而金融業亦佔本港經濟16.6%。更重要的是，金融股票已經成為香港人最重要的投資和資產增值工具，上至政府的外匯基金，下至"打工仔"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戶口，全部都靠金融市場投資而增值。

事實上，大家只要有機會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在家收看電視，便會看到全部節目皆與股票有關，以及有專家作出分析等。由此可見，股票證券的運作不單與香港的經濟息息相關，同時也是香港市民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代理主席，金融證券既是投資工具，同時也帶來相關風險和安全問題。回顧近年的金融風暴、金融海嘯，我們看到皆是由於當地金融市場監管出現問題，令高風險的交易和投資不斷進行，及至"爆煲"時便禍及全球。香港作為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股票市場市值已達到24萬億元。所以，我們對於金融市場的監管必須謹慎，但又不可以阻礙行業發展。過去的雷曼事件是一次很深刻的經驗，我不再詳述了。可是，如果規管和監察出現漏洞，以致金融市場出現問題，一個巨浪打過來，"打工仔"的血汗錢隨時會蒸發得無影無蹤，亦對香港這個外向型經濟有相當重大的影響。代理主席，港交所是全球融資和集資的主要場地，現時在港交所掛牌的上市公司約有1,950間。如以首次公開招股集資計算，港交所在2015年的新股集資額便有2,630億元，排名全球第一。新股集資已是港交所其中一項重要業務，同時也為投資者、企業提供金融機遇的地方。可是，在集資的同時，有關企業在上市後的表現、質素和問題就令投資者關注，亦需要當局規管。代理主席，我不是投資專家，擔任議員亦已忙碌得沒有時間留意股票，但為了這次議案辯論，我簡單地看過一些財經評論，發現這些所謂"老千股"，其實是"造數"，"舢舨充炮艇"，把投資者當作羊牯，挖一個洞把他們推下去。

代理主席，隨着環球金融市場規模日益龐大，營運情況亦越趨複雜，加上近年新興產業及高新科技企業的上市需求大增，香港確實有需要探討優化上市制度的相關事宜，以確保監管決策過程、管治架構及效率能夠迎合市場急速發展的需要。可惜，目前有關上市政策的諮詢文件中，一些主要的改革建議未有充分的理據支持，而且備受爭議。自由市場原則和適度的規管是本港經濟賴以成功的基石，如果輕率改動，為上市制度增添不必要的障礙，可能會令中小型企業難以籌集資金，妨礙發展，長遠更會損害香港的競爭力，以及作為國際商貿及金融中心的地位。諮詢文件建議在現行的上市監管架構下，分別增設上市政策委員會及上市監管委員會，前者將負責整體上市政策的工作，後者則主要處理審批性質複雜的上市申請。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部會視乎上市申請個案的複雜性和合適性，判斷是否把上市申請轉交上市監管委員會，或由原有的上市委員會繼續審批。但是，就增設這兩個委員會及相關的權責分配，我有4方面的疑慮。首先，諮詢文件未有就何謂合適性作出詳細定義或具體說明，而新建議亦沒有澄清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如何與上市部合作，確保只有涉及合適性及對上市政策產生影響的個案才會轉交上市監管委員會處理。這樣不但令上市部對判斷申請個案是否牽涉合適性造成困擾，影響審批效率，同時證監會亦可能為了減少出錯，在審批個案時採取較保守的做法，傾向否決疑似複雜或不合適的上市及融資申請，繼而影響香港作為融資中心的地位，窒礙金融業的長遠發展。第二，在現行機制下，所有上市申請一併交由港交所的上市委員會負責批核，證監會只擁有對上市申請的否決權，這種"一前一後"的監管模式相對簡單，分工清晰，而且對整個上市審批程序發揮相互制衡的作用。然而，新建議將現行申請流程一分為二，令上市申請程序變得更為繁複，影響審批效率及拖慢決策，更令人感到有架床疊屋之嫌。

最後，諮詢文件第28段提到，港交所薪酬委員會在釐定有關薪酬時，會把上市政策委員會的評估考慮在內。換言之，建議增設的上市政策委員會將掌控港交所上市部行政人員的工作表現評核。假如日後上市部在發放花紅及升遷事宜上均須事前獲得證監會同意，上市部的決策或會因為不敢得罪證監會而受到控制，變相讓證監會插手管理港交所的日常運作，令人感到證監會有向港交所行政人員施壓之嫌。總括而言，諮詢文件未能提供具說服力的解決方案，亦沒有解釋為何提出的建議較為可取。如果政府認為有必要進行上市改革，我促請當局應先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並分析當中涉及的成本效益，以及對不同持份者如社會、商界及規管機構所產生的影響。對於市場關注的"殼股"和"影子帳戶"等問題，我認為更有效的應對方法是制定針對性的法律作出規管，而非費時兼模糊焦點地改變現行的上市監管架構。我認為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聚焦於金融市場發展，特別是在金融科技方面，為創科企業提供適當的融資平台，從而吸引更多相關企業來港上市，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加強監管上市公司是應該做、值得做、必須做的事情，而且應該由法定機構全權監管上市申請，捍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近年上市新股出現的問題多不勝數，很多新上市企業——相信大多屬內地企業——都有一個特色，就是在招股書的財務報表中表示最初3年的盈利都會以雙位數高速增長，但在上市後一年內，盈利便會倒跌，有不少更在上市後不久便發出盈警。例如在2015年上市的新股中，有15%發盈警，創業板的新股更有29%發盈警。在2016年年初上市的一間名叫"年年卡"的公司，更在上市後不足兩個月便發盈警。個別新股上市不久便被人成功狙擊，停牌至今，更令到投資者血本無歸。例如2014年6月上市的天合化工，成功在香港集資63億元，上市不足3個月便被沽空機構指其盈利被嚴重誇大，目標價應為0元。

新股的保薦人不是應該做好把關工作，而港交所及證監會不是應該好好監察保薦人及嚴格監管新股質素嗎？然而，最近數年，不少保薦人包括中資、港資、外資的保薦人，都不能盡責地保證新股的質素。除了最近被調查的瑞銀及渣打外，其他保薦人仍然可以繼續向市場推介各種古靈精怪、帳目新奇難懂的新股。過去多年，證監會亦只曾駁回一個上市申請，令人感到上市監管制度可說是接近形同虛設。為何說對於上市公司、保薦人的監管是形同虛設？其中一個原因是監管工作大部分交由港交所負責，而港交所又與上市事宜有嚴重利益衝突。簡單來說，越多公司上市成功，港交所便可賺取越多收入，因此港交所有誘因對有問題的上市申請"隻眼開，隻眼閉"。如果加強監管，很可能有大量想申請上市的公司，尤其是內地企業不能成功上市，港交所便會少收很多上市費。同樣地，如果加強監管，令成功申請上市的個案數目減少，證券商從推銷新股賺取的利潤亦會減少，這個道理相信很容易明白。在監管機制形同虛設的情況下，保薦人可以繼續胡亂包銷及推銷有問題的新股。保薦人更可能為了吸引更多內地企業委託他們處理上市事宜，而聘用與該等內地企業有密切關係的人，擔任保薦公司高層。例如近日有公司在擔任上市公司保薦人之前，聘請了該公司董事長的女兒，希望藉此討好上市公司高層，獲得包銷上市的機會。在上市過程中，保薦人只要吹噓國際配售超額多少倍，然後找數個財經演員推銷新股，新股便不難獲得散戶認購。新股上市後業績走樣甚至停牌，均與保薦人無關。最後，散戶血本無歸，但保薦人、港交所以至證券商仍可袋袋平安，獲得巨額的上市費用。這些故事不停上演，但香港的散戶有一個特色，就是善忘。這可能是"賭仔"性格，因此儘管新股屢次出事，但散戶都會抵受不住誘惑，在"有賭未為輸"之下繼續墮入這些幾近騙局的新股圈套。由此可見，由有嚴重利益衝突的港交所處理上市申請，很難有效保障散戶及投資者的權益。我支持由法定機構監管上市申請，這才能解決利益衝突的問題。我更加建議監管上市申請的法定機構應有更多支援，以便他們可到內地調查有問題的申請上市公司，防止帳目有問題的企業在香港上市，賺取香港人的血汗錢。就今天張華峰議員提出的原議案，我認為剛才姚松炎議員的發言很有道理，當中提到積極推動金融創新。金融創新當然可有助很多人賺取很多金錢，似能搞活經濟，但這究竟是泡沫還是實體呢？

雖然港交所行政總裁親自護航，指上市費佔港交所收入的比例非常少，沒有理由為個別公司放寬上市準則，而上市委員會亦是獨立於港交所。

不過，正如我早前所說，市場充斥着"老千股"。所以，我認為港交所和證監會責無旁貸，有必要想辦法加以糾正。至於中港合作加強打擊失當行為，我是非常認同。香港證券市場與內地關係密切，有中資背景的上市公司市值已佔整體香港股市超過六成，但這些公司的主要營運地點均在國內，萬一涉及失當行為，香港證監會很難調查，必須透過中國證監會處理。過去有不少類似事件，便是公司在停牌數年後仍未能解決問題，受損的都是小投資者。繼滬港通後，我們現正準備迎來深港通。香港與內地的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及投資者，關係只會更密切。據我所知，內地有人經常在微信引述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企圖鼓動內地投資者入市"炒"一些"老千股"。兩星期前，中證監更公布了首宗滬港通的違規個案，有人涉嫌跨境操縱A股公司的股價。所以，兩地監管部門加強合作，提高效率打擊失當行為，可以大大提高對投資者的保障，亦可確保市場有序地發展。

我曾接獲一間上市公司的董事投訴。證監會當時高調向外公布，但轉眼3年過去，調查仍沒有結果，他也不知道會否被起訴，但聲譽卻已受損，甚至影響他的工作。我認為這些情況非常不合理，亦不公平。因此，我希望證監會檢討，跟從全球趨勢，增加監管的透明度。主席，我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

"打擊'假難民'"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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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周浩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假難民"問題已困擾香港一段很長時間。"假難民"其實是一些刻意濫用目前免遣返聲請制度的人士，他們留在香港"打黑工"，或甚至作奸犯科。縱容"假難民"不單會養肥"蛇頭"，並會陷那些真正被迫害的聲請者於不義，更會陷那些守法及無辜的本地少數族裔於不義，令他們無緣無故因這些"假難民"而被錯誤標籤。真正受迫害的聲請者，包括因戰亂而受酷刑對待的人士，亦因"假難民"擠滿現時輪候免遣返聲請的隊伍，結果導致他們唯有等待，甚至不獲足夠的支援。主席，過去我與同事葛珮帆議員亦曾親身探訪一些真正受酷刑迫害的聲請者，而他們的聲請亦獲確認，我們當然非常體恤他們的狀況，而且他們亦強調，目前在香港濫用這項聲請機制的人實在太多，嚴重影響他們。

就目前的免遣返聲請機制，我們察悉存在數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不少聲請人士來港後遲遲不提出聲請，反而在一些反"黑工"或打擊罪案的行動中被拘捕時才提出免遣返聲請。2014年一宗終審法院案件提醒了我們，雖然當日案件的判詞並非今天談論的主題，但其案情非常具啟發性，事主已有多次逾期居留紀錄並被判監禁，在他被監禁5個月出來後，突然提出聲請，希望留在香港。事實上，根據眾多地區的區議員同事的觀察，這類濫用機制的個案比比皆是。第二個問題，聲請人應在審核過程中盡量合作，以便盡快獲其他國家收容的資格。可是，有不少人士千方百計拖延審核程序，例如以不同理由取消與律師會面，包括裝病，令入境事務處無法進行審視，變相令他們能繼續滯留香港。根據《東方日報》報道，香港現時積壓的聲請個案，已升至超過1萬宗，而用於處理聲請的公帑開支，亦由每年數億元上升至今年10多億元。第三個問題是，不少聲請者在留港期間參與刑事罪行，例如偷竊、當"黑工"、製毒、犯毒、毆鬥，甚至強姦和非禮。根據警方的數字，涉及這些聲請人的犯案數字，已由2011年的632宗增至2015年的1,152宗，數字在5年間升了1倍；今年上半年亦有多達641名聲請人因觸犯刑事罪行而被捕，比去年同期亦增加了三成。第四個問題是，香港人與居住在香港的少數族裔的生活受到滋擾。

上述種種問題已令市民感到嚴重不安。如果我們的公共資源並非投放於幫助真正受酷刑迫害的聲請人，而是幫助那些來港當"黑工"、"搵快錢"或犯法的"假難民"，造成治安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呢？所以，主席，我們亦提出了一些意見，要求檢視我們現行的統一審核機制。民建聯過去已不斷向保安局提出這方面的關注和要求，防止"假難民"濫用我們這項機制。儘管有個別團體扭曲我們的動機，詆毀我們，指我們挑動港人歧視少數族裔，其實這些全是詆毀及"老屈"之詞。我們打擊濫用機制的"假難民"，正正就是要為那些無辜受到錯誤標籤的本地少數族裔討回公道，亦是為那些真正受到迫害的聲請人士討回公道。

我想說，我們看到傳媒報道，得知社會某些實況，進而要求政府關注及跟進問題，實在是正常不過，而這亦正正是傳媒及議會應當發揮的監察作用。主席，退一萬步而言，即使有組織或有人不相信這些報道，只認為聲請人的權益未被妥善照顧，但如果我們不檢討現行機制，堵塞漏洞的話，現時積壓過萬宗的聲請個案根本無法解決，而個案數目只會不斷增加，令真正被迫害的聲請人滯留在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對他們或港人毫無好處。在探討"假難民"問題時，我們發現統一審核機制出現了一個"三無"問題，便是"無時間限制"、"無金錢限制"及"無活動限制"，以致產生了現在的弊端。主席，所謂"無時間限制"，是指何時提出聲請也可以。"假難民"根本不符合聲請資格，如果我們要求他們盡早提出聲請，提交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對待等證據，便可越早揭發他們不符合資格的事實。

所以，我們認為，如果要堵塞漏洞，必須要規定提出聲請的法定時限。

"無金錢限制"是指，"假難民"在沒有任何成本的情況下，不斷拖延審核程序，總之不讓當局審核其資格。但是，我們現時花在他們身上的公帑法律支援不斷上升，由2013-2014年度的7,600萬元，上升至2016-2017年度的1億7,800萬元預算公帑開支。為堵塞這些漏洞，我們認為應參考外國的做法，設定公費法律支援的上限，以合理的公共資源幫助真正有需要的聲請人。主席，英國相關的法律公費上限設在大約港幣8,000元，為確保資源得到良好運用，我們認為應加速處理程序。最後是"無活動限制"，這是最擾民的，因為很多聲請人拿着"行街紙"做甚麼也可以，甚至可以犯罪，似乎無從監管。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考慮設立收容中心，令"假難民"無法外出工作或犯罪，切斷他們來港的經濟誘因。我相信這個方式能夠減少"假難民"在社區滋擾市民的機會。主席，我知道要堵塞上述漏洞，我們需要做很多工作，但"假難民"是一個大問題，我希望大家能夠同心協力，為香港人建設一個安全的社會，減少濫用聲請的機會，集中資源幫助真正有需要的聲請人的意願，亦還本地守法的少數族裔一個公道，請大家支持我的議案。

有7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7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何啟明議員、毛孟靜議員、容海恩議員、潘兆平議員、梁美芬議員、張超雄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今天發言的主旨只有一個，就是打擊濫用。香港是一個很穩定的城市，以致世界各地很多政局不穩、內戰頻繁、烽煙四起的地方的人民，都希望在此找到一片安穩土地，讓一家人生活下去。香港位處東南亞，與東南亞其他地方，以及一些東非等地相對較近，因此很多來自這些地方的人考慮來香港尋求庇護。香港是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對於遇上困難——真正困難——的人，香港人都樂意施以援手。況且，在法律上，中國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締約國，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這公約都適用於香港，因此如果有人向入境處提出免遣返聲請，當局是一定要處理。但是，我們看到近年的趨勢，這公約明顯被濫用。有不少報道都指出，大部分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都不是因為家鄉有戰亂，或者政治動盪而來香港尋求庇護。

其實他們不是尋求政治庇護，他們只不過是來香港謀生的偷渡客。由於這些免遣返聲請人士沒有真正庇護需要，所以我們認為一定要盡快核實他們的身份，請他們返回自己的家鄉。這公約被濫用，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對於毛孟靜議員和張超雄議員兩位的修正案，他們將原議案的措辭完全刪去，我們是極之不同意的——尤其是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的措施。她作為九龍西選區的議員，包括油麻地及深水埗，我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少個晚上曾在這兩個相對貧困的社區出入。這些地區深夜時分有很多非本地人士留連，令到當區的治安嚴重惡化。所以，我們認為對於真正需要申請聲請的人士，我們一定要協助。但是，濫用的人士，我們一定要予以打擊，這樣做才對申請人公道，對香港市民公道。政府處理這些酷刑聲請的花費，其實不少。根據政府數據，在2015-2016年度已經花了6億4,000萬港元處理這些酷刑聲請，包括當值律師服務、入境處費用，以及上訴委員會的資源。相比前一個年度的4億3,000萬元，足足增加五成，這些錢全部出於納稅人的口袋，我們應該謹慎處理和使用，並且用在一些合適的地方。我是勞工界議員，在爭取大家支持的時候，接觸過一些入境處同事。這些同事不斷反映，他們很多時候沒有辦法接觸到這類聲請人，因為他們會借故拖延審訊，而這些情況是屢見不鮮。

另一個令我們非常關注的，就是他們從事非法勞工的問題。特別是提出了聲請的人士，很多都是為了來香港謀生，一些中介公司亦安排了一些工作崗位給他們。去年入境處拘捕了1,117名這類從事黑工的聲請人，而在今年首10個月，入境處拘捕了421名非華裔非法勞工，以及254名本地僱主，反映非法勞工問題非常猖獗。工聯會希望入境處加強打擊力度，以收阻嚇之用。但是，在上一次保安事務委員會，我們曾向副局長查詢僱主聘用聲請人未成功檢控的人數資料，我們希望盡快提供這方面的數字，提升檢控率，對這些有意聘用聲請人的僱主予以嚴厲打擊，減少黑工來香港的誘因。此外，工聯會認為要設立一個收容中心，從而減少他們從事黑工的情況。因為不少聲請人來香港，都是為了謀生然後寄錢回家鄉，如果設立了收容中心，便可以令他們無法外出打黑工，削弱他們來香港謀生的意欲。同時也可以縮短處理他們聲請的時間，因為現在他們不斷以種種理由，例如生病、body check發現問題等作為借口，而缺席聆訊或推遲提交文件，令整個審訊拖延很長時間。如果設立收容中心，便可以避免上述情況。免遣返聲請被濫用，對於正規居港的非洲裔或南亞裔人士十分不公平，一般市民，尤其是華裔市民，對他們的印象也可能會有一些影響。這些濫用聲請人令他們受到一些不必要承受的歧視目光。對於真正受到政治迫害的人，長時間審訊——因為太多人申請——令他們的審訊時間拖延很久，也間接令他們得到不公平對待。因此，我們希望政府想辦法盡量縮短這方面的時間，打擊這些濫用公約的聲請人。事實上，也有少數聲請人被核實，故此我們不同意所有個案都是被濫用，這是我們所不認同的。就這些被核實的個案，我們認為當局應該按有關公約，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協助。但是，如果我們不處理濫用的情況，只會影響這些真正需要庇護，需要幫助的人受到迫害，亦同時影響本地居民的生活。我們希望社會各界可以理性正視公約被濫用的情況。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我發言之前，首先要作出申報，我曾經以大律師身份參與當值律師服務計劃，處理免遣返聲請的個案。主席，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的資料，在今年首10個月，入境處共接獲3,481宗免遣返聲請；而統一審核機制自2014年3月實施至今年10月底，尚待入境處審核的聲請已經累積超過10,600宗。按入境處新定目標，如果每年可以處理5,000宗以上聲請，最快也要兩年才能完成處理現時過萬宗積壓個案，還未計算平均每月有大約400多宗新聲請。部分市民擔心，免遣返聲請數目持續高企，已經為香港帶來不少問題，包括社會、勞工和歧視等。如果情況持續，將會對香港造成深遠的影響。

如果有外國人聲稱被遣返原居國家便會遭受酷刑、不人道對待，以及迫害，特區政府便不可以強行將他們遣返。隨着終審法院在2012年12月對Ubamaka案，以及2013年3月對C等人案作出裁決，政府也在2014年3月3日起實施統一審核機制，由入境處一併處理主要以酷刑、不人道和迫害3種理由提出的免遣返聲請。同時，政府已明確表示，根據所有適用理由而提出的免遣返聲請也會按統一審核機制，一次過審核。但是，在這個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兩年間，不少律師覺得所有適用理由的涵義十分模糊。

針對免遣返聲請及其造成的潛在問題，我在今年4月聯同新民黨葉劉淑儀議員、田北辰議員、多名區議員和在港的印度商人約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反映我們的意見和建議。而我今天提出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和優化統一審核機制，包括研究規定免遣返聲請人士須在抵港後的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增加律師和傳譯員數目，以及引入電視直播聯繫及電話中心等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加快處理現時積壓的大量聲請個案；同時，也希望政府全面檢視公費法律支援的制度、研究設立收容中心、妥善安置和管理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並檢視為申請人提供的援助機制。其實，新民黨早前已向保安局提出，希望政府考慮在香港偏遠地方設立禁閉營，在合理時間內安置來港聲請的人士。此舉既可提高阻嚇性，也可減低偷渡來港的誘因。事實上，涉及免遣返聲請的問題眾多，現時的審核程序也有不少需要優化的地方。我認為政府應該研究是否收緊程序，包括明確規定聲請人須在抵港後的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避免一些來港工作人士，在簽證到期時才提出免遣返聲請，以求可以繼續留在香港。規定聲請者在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既可縮短他們的留港時間，也可減少他們來港當非法勞工的誘因。主席，為了加快審核現時大量積壓的聲請個案，保安局在11月11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打算推出法律支援試驗計劃，透過設立一批由律師組成的輔助名單，以補當值律師服務計劃的不足。

政府聘請律師或大律師後，如果由一些沒有經驗的人提供相關支援服務，包括接見個案人士及負責行政工作等，會否令律師承擔更大的法律風險，甚至可能會造成更多上訴個案，令處理聲請個案所需的時間變得更長？事實上，除了我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對這個試驗計劃的內容和具體運作，也有很多疑問和不清晰的地方。但入境處尚未弄澄清這些疑問，已經急不及待在11月中向所有當值律師名冊內的律師發信，介紹有關試驗計劃，並邀請他們參與。我希望政府在計劃推行之前，先正視有關問題，及早妥善處理，以免影響計劃的推行和成效。此外，我建議政府研究，如何透過改善和優化現有的傳譯安排，進一步提升個案的處理效率，以及加強和善用資訊和通訊科技，包括引入電視直播聯繫和電話中心，讓聲請人透過這些通訊科技與負責個案的律師和傳譯人即時對話，相信可以加快處理現時積壓的個案。事實上，在現行的司法制度下，已有法例規管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向法庭提供證據的程序，並且行之有效，很值得在免遣返聲請的過程中引入。主席，不少國家在處理難民或尋求庇護人士的經驗，均值得香港參考。例如，澳洲政府處理難民庇護申請時，如果申請人無法親身前往澳洲移民局辦理相關程序，入境官員會考慮以視像設施或電話與申請人對話，節省交通時間和人力成本。此外，澳洲移民及邊境保護部亦提供翻譯及傳譯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超過160種語言的即時電話傳譯服務。我相信澳洲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香港參考。主席，免遣返聲請及其引發的問題已對香港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希望政府全面檢討現有的審核機制，早日紓解這個問題。

主席，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現代化城市，在全球化大浪潮下，一些不是出於政治理由的"假難民"單純為尋求更好的生活，冒險來港尋找機會的問題，已經存在相當一段時間。香港實行的免遣返聲請機制，原意是讓一些在外地遭受不人道待遇者免被遣返，這本是一項人道措施，但在全球化人潮流動下已變質。按入境事務處的資料，現時已完成審核的5,000多宗個案中，僅有43宗獲確立，這便是制度變質的證明。自2014年統一審核機制實施以來，當局每季都接獲超過1,000宗免遣返聲請個案，但完成審核的個案只有5,600多宗，遠遠追不上聲請個案。大量的免遣返聲請不斷累積，衍生種種社會問題。就如今天的議案，不同黨派的議員都提出意見，點出問題所在。在本月中，保安局向本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說明全面檢討免遣返聲請策略時指出，在2016年首10個月，入境處展開了476次針對非華裔非法勞工的行動，拘捕了421名非華裔非法勞工及254名本地僱主，較2015年同期增加了26%及44%。我對這些數字感到很大擔憂。同樣是根據保安局的資料，2016年首3季來港的非華裔非法入境者人數雖然較2015年同期減少了800多人，但受聘用的非法勞工卻有增無減。入境處助理處長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非法勞工往往被發現受僱於回收場、酒樓、工廠等，這些工種一直是基層勞工謀生的地方。如果僱主聘用非法勞工，直接打擊的就是基層工友的工作機會。政府在2009年修訂《入境條例》，把非法入境者受僱工作列為刑事罪行。現時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最高刑罰是入獄3年及罰款35萬元，但政府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透露，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的判刑平均是2至3個月。從聘用非法勞工的個案不斷增加，我們有理由相信現時的判刑對僱主沒有足夠的阻嚇力。保安局局長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相信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從內地而來，這表明有關當局如希望從源頭堵截非法勞工，就必須與內地有關部門加強合作。早前有報道指廣州政府計劃加大力度打擊當地的非法勞工，入境處必須加強與當地政府溝通、合作，否則當地的非法勞工有可能循不同途徑來港，令非法勞工的問題惡化。主席，我承認"假難民"問題以至其衍生的社會問題並不容易處理，我在此無意煽動社會日益增加的排外情緒，但我必須強調，"假難民"問題不能影響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群的生活。我促請政府採取有效的措施，加快打擊非法勞工及僱用非法勞工的僱主。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所謂"假難民"，顧名思義，本身根本不是受到酷刑對待的非法入境者，是一批濫用香港的法律援助、法律程序，藉以在香港"打黑工"的人。

一些少數族裔朋友給我看他們在家鄉帶來的廣告單張，宣傳香港很容易找到工作，可獲得提供一條龍法律服務，加上有3,000多元生活津貼，每月隨時有超過1萬元收入。這些廣告單張是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給我的，確有其事。主席，我是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假難民"問題的重災區，就是在尖沙咀、紅磡、土瓜灣；而第一批求助的個案，就是來自重慶大廈，該處接二連三發生很多罪案，有關居民希望立法會議員可以跟進。

因此，這並非只是資源的問題。政府在各方的壓力下，進行過一些工作，包括與難民的來源國一同加強打擊。其實，民間也有採取行動，香港印度商會自發在家鄉反宣傳，反對這些宣傳廣告。政府亦在上一屆立法會會期末通過一項修訂，就是打擊"蛇頭"，最重判罰監禁14年。但是，我想對局長說，當誘因仍然存在的時候，這些"假難民"便會湧現不絕，香港治安仍然受到威脅。就這個問題，我有到訪那些"假難民"原本所屬國家的駐港領事館，我亦到訪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尋求解決方法。當然，我們也到過保安局多次。

而這批非法入境者就是濫用此條文，踏入香港後便立即提出酷刑聲請，這樣我們便要提供法律援助、生活津貼。

在"一國兩制"下，同樣都是一國，但澳門並沒有香港如此嚴重的問題。公安廳更認為他們都受到這個問題影響，因為那些人認為香港"好食好住"，所以便冒着生命危險從廣東省過來。

所以，我希望局長聽到，我亦希望無須在此重複，便是請他們不要""做，要正視問題，在"假難民"的問題上，要從根源出發。

我希望局長會痛定思痛，在今屆解決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2014年，一名只有17歲，名叫馬拉拉的女子，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有一次，武裝分子向馬拉拉開了3槍。她受了重傷，幾乎喪失性命。事發時剛巧有國際傳媒在場，事件於是引起國際關注。

這位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犯了甚麼罪？如果今天她來香港，又會發生甚麼事？

主席，我覺得我們首先要承認，這個世界的確存在難民。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

去年，立法會秘書處擬備了一份"選定地方處理免遣返聲請的措施"的資料便覽，比較了香港、澳洲、英國及德國的情況。

究竟是我們的制度失敗，還是我們只是吸引"假難民"到來呢？主席，我真的難以理解。

主要的原則是"無錢過手"。

我認為有數點值得提出一起研究。

或者，有同事可能覺得提出打擊"假難民"是歧視非華裔人士。

他們希望民建聯或議員與政府合作，並要求政府加強打擊"假難民"，以及將"假難民"與在港居住的非華裔人士區分清楚。他們之所以想打擊"假難民"，是希望還自己一個公道。

不過，這種寧縱勿枉的心態可能正正是一個漏洞，令"假難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因為這種寧縱勿枉的心態，令"假難民"有很多誘因來港。

之前有媒體報道，有"假難民"已留港長達八九年，直至他們在香港犯法後，才被發現原來已逗留了這麼長時間，或被發現他們"假難民"的身份。

其後，因為他被揭發"洗黑錢"，問題才被揭發。香港是否仍要提供眾多誘因吸引越來越多難民來港，以免遣返聲請機制的漏洞留港從事非法勞工呢？正如周浩鼎議員剛才所說，現時的情況是"三無"——無時間限制、無金錢限制和無活動限制。

這做法是有好處的，第一，避免有人濫用機制。他們本身其實不是難民，但來港後犯事。

我覺得這是平衡各個因素後的最好辦法。

這是可以想象的。

事實上，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滯留香港，是因為他們的難民身份仍在審核，未獲確認，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否真難民。傳媒和政黨動輒使用"假難民"一詞，很容易造成負面標籤，對真正有需要的難民，以至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也造成負面影響。在座多位議員是律師，他們應該明白不應該未審先判，把在香港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說成是"假難民"。

大家應深切反思。

這證明了現時的免遣返聲請機制存在很多漏洞，也有不足之處，容易被部分有心人濫用，讓他們有機會在香港從事非法活動，賺取金錢。

同時，我們亦要集中資源，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今天，媒體大量報道與聲請者有關的新聞，當中以負面居多，例如搶劫、街頭打鬥或"黑工"等，將他們塑造成十惡不赦的壞人。

因此，我同意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社會認為我們不能無止境供養聲請者，不應該在機制被濫用的情況下同情他們。

我們能否改善審核機制呢？

香港自稱是一個國際都會，應負起捍衞人權的國際責任。

社會和政府要共同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不應盲目或冷漠地稱聲請者為"假難民"。

代理主席，酷刑聲請是一種政治庇護的方式。酷刑聲請者聲稱在自己國家遭受政治迫害或受到酷刑，所以來到香港申請尋求政治庇護。如獲得入境事務處審核他們符合酷刑聲請的資格，聲請者可獲豁免被遣返原居地。但是，現時這種制度遭到濫用，"假難民"湧港，截至2016年3月底，本港積壓的尚待審理免遣返聲請已達11,201宗，為香港帶來嚴重的治安問題和財政負擔。

有調查，有發言，民建聯早前曾進行調查，知道市民的關注點。近七成九受訪者認同，現時逾1萬宗免遣返聲請個案等候處理，涉及11億元公帑的開支——我想重申，是涉及11億元公帑的開支——對香港社會造成經濟負擔。同樣，近七成九受訪者認同聲請人士對治安帶來很大的影響。

持續上升的數字令人非常驚訝。"假難民"更將酷刑聲請視為來港"掘金"的途徑及誘因，最重要的是，他們搶香港人"飯碗"。今年首4個月，因"打黑工"而被入境處拘捕的"假難民"人數，較去年同期飆升八成二。而且這些"黑工"主要從事基層行業，工資較最低工資低，直接衝擊基層市民的就業機會，我形容為"簡直是'頂爛市'"。我想告訴全香港市民，亦提醒政府當局，免遣返聲請人每月可獲得的住屋津貼、食物津貼、公用設施津貼、交通津貼，是高達3,420元。

當然，有市民覺得有很多團體，或近年來有部分議員為了博取名聲而假仁假義，將歪理當真理，不斷為難民發聲，既有要求增加他們的生活津貼、提高食物包質素，亦有為他們提出居住環境的申訴，更向國際組織"告洋狀"。但是，計算一下，酷刑聲請人每月獲得的津貼，較香港的長者生活津貼還要多。代理主席，還未計算要用公帑提供法律支援。政府每年花在酷刑聲請的公帑開支，為香港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花了多少錢呢？在2015-2016財政年度，有關開支達到7億4,500萬元；而在2016-2017財政年度，預算開支為11億3,500萬元；尚未計算公立醫院減免收費的數千萬元，以及執行打擊難民當"黑工"和犯案行動的額外開支。代理主席，我特別促請政府當局盡快解決"假難民"的問題。不調整機制，只會吸引更多"假難民"來港，香港便會變成"難民港"。

很多酷刑聲請人是在非法逗留、"打黑工"或犯案被捕後才提出聲請，以酷刑聲請作擋箭牌。因此，我們建議須在合理時間內提出申請，以及提交受到酷刑等的證明，此舉可以防止大量個案積壓，亦有助入境處處理個案。凡是在港逗留超過期限而未提交申請的，都不應該受理，避免聲請人無理並無限期地在香港非法居留。

代理主席，民建聯亦建議政府，為酷刑聲請人設立禁閉營，以禁閉營來妥善處理一些想"搵快錢"、以身犯險的聲請人問題。代理主席，我想將市民的意願告訴政府當局，市民覺得"假難民"一直以來都在香港享受"5星級旅遊"："香港幾好都有，他們怎捨得走"？我提出這項建議，是希望政府能夠做好處理"假難民"的工作，急須處理"假難民"問題，促請政府當局急市民所急，果斷行動，認真考慮我的意見和作出符合港人的回應。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口口聲聲表示愛國的人，原來都持有外國護照。所以，"假難民"這件事是建基於香港很多的假事物，包括假民主。眾所周知，某政黨說要2007年、2008年雙普選，甚至政黨名稱也有"民主"二字，但原來是假民主。有假愛國、假民主，難怪會有"假難民"，因為有些假權威裝作為市民辦事。其實，過萬宗積壓個案一定要處理妥當。在立法會內，我們三番四次要求政府增加資源、簡化程序，以及加快酷刑聲請或難民資格的審批速度。可惜，政府怎樣回應呢？政府不到最後一刻，不到終審法院頒令"政府有責任"的判決前都不願做。造成今天的局面，究竟是誰的責任？第二點，其實難民生活是很多人都經歷過的。香港曾是一個難民地區，當年有多少人為了逃避文化大革命、大飢荒，或是共產黨的各種政治鬥爭來到香港？這些人全是難民，我們只不過利用了正面力量，令這些難民成為建設香港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在香港落地生根，成為香港重要的一分子，增加生產力和勞動力。所以，若一棍打到所有難民身上，便等同打自己的祖宗。第三點，眾所周知，在中國共產黨在未取得政權之前，大部分黨員都流徙在不同地方，包括長征時走過很多地方，其實某程度上他們也是難民，只是他們當時得到了農民接濟，才得以有今天的新中國。所以，凡事不要做得太盡，不要將問題民粹化。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就有關的議案，大家必須留意的，便是香港作為《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締約方，基於國際人道的責任，香港是有道義及責任必須妥善處理尋求庇護的難民，是不能逃避這種責任的。現時的狀況、真正的問題是因為審核甄別的機制、過程很冗長，所以才形成大量免遣返聲請人士在香港滯留，而且滯留的時間很長，令到我們無法消化一直累積的增長，亦令到香港政府要處理有關聲請人士滯留所帶來的公共財政負擔。因此，如果問題是因為審核機制冗長，解決的方法就一定要針對原因，加快審核甄別的機制。我建議甄別程序可以分為兩階段，在第一階段用短時間及高效益的方法，分別出較有可能最終獲得難民身份的聲請者。如果他們在第一階段甄別成功，將會獲得從事特定工種的工作或獲指派特定工作的機會，為聲請者提供誘因，讓他們自發、主動的提供相關證明，從而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獲得確認難民的身份及工作機會，重投社會，重新生活。至於收容中心的安排，其實不適宜以禁閉的形式限制人身自由。

相反，如果用剛才所提議分兩階段的方法，我們可以同時加強執法、打擊非法"黑工"、加重刑罰，令到在第一階段未能夠獲得甄別成功的難民在那段時間沒有資格在香港工作；而加重刑罰及加強執法就會帶來適當的阻嚇力，阻止有關的聲請人士想透過拖延時間在香港從事非法工作。

最後，關於法律援助方面，大家必須留意，法律援助是用來緩減訴訟人士面對法律時因為財政能力差異而造成的不公平。所以，如果透過設立援助上限，其實會剝奪了財政能力有限而又需要透過司法程序尋求公義的人士，更有可能因而帶來很多誤判或錯誤的審批甄別，最終令香港不能履行作為相關的國際公約的締約方應有的道義及責任。因此，總括而言，我認為有關的議案必須在加強執法的同時，需要加快甄別審批程序，避免有人濫用。但是，如果是符合資格的，亦要讓他可以更有效及更適切地融入香港社會。收容中心方面應該以安置作為前設，令他們可以在有人身自由的情況之下，適應香港的生活。

代理主席，周浩鼎議員提出"打擊'假難民'"議案辯論，讓我們有時間一起討論如何解決這個難民問題。代理主席，"假難民"問題已困擾香港多年，對香港治安，甚至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均構成巨大壓力。從政府提供最新的文件資料顯示，在已處理的5,648宗免遣返聲請個案中，只有43宗確立，連1%都沒有。免遣返聲請程序已被濫用，成為偷渡者長期逗留香港的工具。代理主席，其中一個熱門的偷渡方法，是難民以內地作為中轉站再偷渡來港。我曾乘船前往香港西部的偷渡黑點后海灣實地視察，兩地距離不遠，本地養蠔戶也表示"人蛇"順水流游來香港，只需10多分鐘而已。故此，在"人蛇"進入香港前，於內地進行堵截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我留意到，自從年初內地廣東、廣西、雲南、新疆等地的公安邊防、出入境、刑偵、反恐等部門，聯合香港警方進行打擊粵港邊境偷渡的行動後，本港截獲"人蛇"的數字有所下降，證明中港兩地聯合執法有效。隨着涉及難民的暴力事件不斷發生，多個歐洲國家亦宣布收緊難民措施，非法入境者在中國同樣造成社會及治安問題。內地公安部門亦指出，"人蛇"在內地當"黑工"，同時也引發盜竊、搶劫、販毒等違法行為，擾亂內地社會經濟秩序及粵港兩地社會治安，內地部門對"蛇頭"或其協助者嚴懲不貸。今年7月，內地10多名被控"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的人士，分別被判處3年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在香港，政府今年亦進行大幅修例，提高"蛇頭"偷運"人蛇"入境的罰則至最高監禁14年及罰款500萬元。但是，在今年7月至10月，兩宗"蛇頭"偷運"人蛇"的案件，卻分別判處入獄40個月及42個月。判刑與法例的最高刑罰有極大差距，對於經營偷運"人蛇"集團以獲取暴利的罪犯缺乏阻嚇力。兩宗個案的法官都曾指出，希望控方能提供更多資料供法律參考作為量刑考慮，意指"蛇頭"被輕判與律政司未有提供充分資料有關。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回應這方面是否做得不足夠？代理主席，我曾提出設立收容中心管理提出聲請的人士。收容中心的形式，可以在開放時間方面作出限制。這不但可以為他們提供居所，亦便於政府了解他們的去向，甚至方便提供人道援助。我認為真正的難民不會抗拒設立收容中心。我聽到不少同事曾提及這些人士在香港的生活及衣食住行方面如何困難——張超雄議員及姚松炎議員均提及他們的難處——收容中心可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甚至連帶食物援助亦可統一派發，減省行政工作之餘，相信對加快處理免遣返聲請的個案亦有幫助，這亦可以減少"假難民"問題對社區造成的影響。元朗及屯門是免遣返聲請人士的熱門聚居地，特別是鄉郊地區，人們會看到一批聲稱是難民，無所事事的人在村口流連。

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甚至在某些地方自資裝設閉路電視，幫助本村村民，維護安全。村民認為香港政府對"假難民"軟弱，要求政府盡快停收及送走這些"假難民"。

在這個定義下，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發表的《全球趨勢》所顯示的2015年的紀錄，全球難民有2,100萬人，被迫遷離人士達6,500萬人。

這數字說明香港相對於全球的難民情況，所負責的只是九牛一毛。香港在難民這個國際議題上，其實仍然頗為獨善其身。不過，我認為這個定義本身已不足以涵蓋2016年的難民問題。到了2016年，我們必須擴闊我們對難民問題的思考。主席，在風險社會下，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難民。氣候變化導致人們流離失所，從2008年至今，每年平均有2,150萬人因為天氣相關的突發災害，例如洪水、風暴、山火、極端氣候而被迫流離失所，亦有很多人在慢性災害下逃離家園，例如乾旱等。科學家認為氣候變化加上其他因素，預計流離失所的人數將不斷增加。氣候變化在今天多種衝突中亦成為威脅的倍增器，因氣候變化埋下衝突的種子，亦使流離失所的情況更加嚴重。"阿拉伯之春"一般被視為導致敍利亞衝突的原因，但大家往往忘記在戰爭爆發前，敍利亞東北曾發生5年災旱，導致約150萬人流離失所。

這位前越南難民說，他母親從來沒有忘記這位給她送衣服的年青人，從來沒有忘記那一刻那件大衣給她的溫暖，一家人都把這事情銘記於心。今天，這位年青人已在英國大學醫科畢業，並返回越南胡志明市定居。這件事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難民。這是英國的故事，但我更希望這會成為香港的故事，成為將來在香港傳誦的故事。

所以，協助真正的難民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應有之義，亦是作為締約國的責任。社會上經常有人說，部分聲請人濫用機制，為香港社會帶來種種壓力。從各種數字反映，這是事實，但這是否等於我們要把所有酷刑聲請人說成濫用制度、不合資格呢？事實上，在這群免遣返聲請人當中，如果真的經過檢核、按程序作出調查，而他是一個"假難民"、身份是假的話，政府早已安排把他遞解出境。所以，他們實質上是一個尚待審核的身份。如果我們隨便把這些身份尚待審核的人說成是"假難民"的話，其實很明顯是刻意誤導公眾，令社會對這群酷刑聲請人有錯誤或負面標籤。

當然，這對保安局在審核過程期間，會構成很大資源壓力，但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今天的討論裏，很多建制派同事一直指出，問題是這些酷刑聲請人經常"打黑工"或可能作奸犯科。如果我們真的決心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是否應該向保安局提出，如果這些聲請人在香港申請期間違反香港法例的話，他的申請就可能要終止，甚至要即時遣返。正如很多國內來港、違反逗留條件的人士，在犯法及服刑之後就會被即時遞解出境。這種做法是否更合理，不會令到公眾或社會覺得我們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呢？

另一方面，難民現時在審核期間，獲得的食物津貼只有1,200元，還有實報實銷的房屋津貼1,500元，低於現時綜援計劃所提供的基本生活津貼金額。

我們可否用這種方法，令他們得以維持最基本生活？

然而，整體來說，我們仍然要滿足香港作為締約國應有的國際責任，亦要滿足終審法院對審核過程的規格及要求。此外，我們亦要配置足夠的資源應對，從而加快審核過程。這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而非走到另一個方向，把所有來港人士關閉在禁閉營。這種做法其實是"一竹篙打一船人"，是一種不公道的做法。我希望保安局可以首先從這個角度，想想能否對症下藥，令到酷刑聲請人本身能得到公平對待，最低限度不被標籤為作奸犯科的一群，而這種標籤亦會影響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人士。因此，我覺得政府有責任，必須正視相關的問題。

主席，先秦哲學家孟子有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博愛"亦是基督教教義的根本。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處，香港人以"愛心爆棚"見稱，相信在座每一位亦然。然而，現時我們面對的"假難民"問題——我姑且用"假難民"一詞——我們要正視，也要嚴正處理。自1992年起，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國際社會一分子，有人道責任處理和照顧一些受酷刑迫害的真難民。因此，我們設有政治庇護制度，只要免遣返聲請者聲稱其在自己的國家受到政治迫害或遭受酷刑，便可以到來香港申請政治庇護。

我相信這絕非負責任的做法。

我作為工聯會的勞工界別議員，最關心的便是"黑工"問題影響本地工人就業。"假難民"來到香港，大家一定要思考他們的動機為何。有這樣一句話："有自唔在，攞苦嚟辛"，相信廣東人一定懂得這句俚語。

考慮到為聲請者提供人道援助及公費法律支援的開支，預計2016年財政年度的總開支高達6億4,000多萬元，較3年前上升64%。更重要的是，他們影響不少市民對本地少數族裔的整體觀感。其實，在港的少數族裔人士絕大多數都奉公守法、熱愛香港、勤勞工作，但因酷刑聲請者犯案、做"黑工"而製造很多社區不友善的現象，令本來居住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的形象受到嚴重打擊。剛才張超雄議員提到一個問題，便是為甚麼他們會來香港——他拿外國的比例作比較，例如成功申請比率有三四成的——為甚麼呢？

第一點，要為每宗聲請個案的審核設立時限，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以提高處理個案效率，同時增加有關方面的人手，例如增加入境處人手處理新舊個案，並設立機制處理一些不合作的聲請人，如多次缺席的聲請人。第二點，考慮設立禁閉營。

香港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締約方，毫無疑問，我們無論在法律上或人道立場上，都有責任協助真正的難民免於遣返後受到酷刑對待。不過，今時今日，提出免遣返聲請人士，確立率只有0.48%，即審核的過程中超過九成九是"假難民"，或可稱之為"經濟難民"。這些"假難民"來香港的目的，並不是為逃避酷刑，而主要是為賺錢，結果就衍生出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黑工"湧現，今年首10個月，入境處拘捕了421名非華裔的"黑工"，較去年同期上升26%，我相信實際"黑工"數目，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當入境處採取更多行動時，便會拘捕更多"黑工"。第二個是治安問題，警方今年首10個月共拘捕1,214名持有"行街紙"的非華裔人士，絕大部分是免遣返聲請人士，他們因為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較去年全年上升近一成，相比於前年更激增超過八成，而且有報道指部分聲請人參與黑幫活動，情況實在令人憂慮。我剛才聆聽數位反對派議員的發言，發覺他們均沒有理會"假難民"對香港市民造成的滋擾，沒有理會他們在財政上、就業及治安方面，對香港市民的影響，只是集中攻擊建制派，彷彿甚麼問題皆由建制派製造出來，我覺得他們這個態度是不肯說事實，只管攻擊建制派，在近數次的辯論均經常發生這種情況。

我相信只有真真正正為香港市民做事的人，才會得到市民欣賞，最終令市民明白。除了剛才的問題之外，處理免遣返聲請亦涉及龐大財政開支，政府預計2016-2017年度的開支高達11億3,000萬元，較上年度上升五成。長遠來說，如果是為了協助真正有需要的難民，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即使很無奈，但都會接受這個沉重包袱。

事實上，經過當局近年作出的努力，非法入境及濫用免遣返聲請的情況已初見成效。所以，我支持政府從4個範疇入手，包括入境前管制、審核程序、羈留、執法及遣返方面，這些都是治標又治本的好方法。但是，目前仍然積累了萬多宗聲請個案，如果這類個案保持"入多於出"，結果會是個案不斷上升，永遠解決不了問題。目前，入境處每年完成審核的數字，已由2015-2016年度的2,200宗，增加至2016-2017年度的3,000宗。但是，今年首10個月政府已經接獲3,481宗個案。每年3,000宗的審核速度，一定不敷應用，個案只會越積越多。幸好，入境處已經決定增加資源及簡化程序，承諾到了2017-2018年度，速度將提升至每年完成審核5,000宗，如果真的得以落實，積壓的個案便可以逐步解決。長遠來說，只要公約仍然適用於本港，免遣返申請的個案就會繼續出現，所以，我們應該制訂長遠策略。我認為政府應該針對積壓的個案訂下具體目標，例如當積壓個案多於5,000宗的時候，便要立即增撥資源加快審核程序，這樣才可以確保滯港人士不斷減少，亦可以減低對本港治安構成的壓力，以及減低聲請者做"黑工"的機會，亦可以減少他們的輪候時間。有議員建議成立收容中心，以妥善安置和管理這些聲請者。不過，政府已經表明，根據法律原則，如果入境處不能夠在一個合理時間內將這些人士遣返，則不能長期羈留有關人士，所以，成立收容中心，會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如果按我的建議，這些聲請者的輪候時間會大大縮短，屆時成立收容中心，便可以解決到這個法律上的問題。此外，亦有建議參考並研究外國政府遣返干犯嚴重罪行的難民的做法，取消他們的難民資格，本港亦可以考慮這種做法，我亦認為如果法律上可行，有關建議值得我們進一步考慮。我認為作為一名議員，絕對有責任為香港排難解紛。我希望同事能夠看事實說道理，不要隨意攻擊建制派，你這樣攻擊建制派，只會令香港市民更加明白建制派真的是做實事，亦會獲得市民更多的尊重。

我自上屆立法會一直跟進濫用免遣返聲請，即"假難民"的問題。我們看到問題已越來越嚴重，正如副局長在發言時指出，2014年至今已有13,000多人提出免遣返聲請，今天累積的個案仍然超過10,700宗，等候上訴的申請個案亦超過4,000宗。申請者大部分來自非戰亂國家，以印度、越南和巴基斯坦為主，過去亦只有少於1%的申請為確定個案。政府在上年度用於處理免遣返聲請的開支便超過7億元，而2015-2016年度更高達11億元。"假難民"來港的主要目的是賺錢，有些人會從事"打黑工"或販毒等非法行為。

我們看到香港已經不勝負荷，面對如此真實的問題，我們剛才聽到毛孟靜議員和張超雄議員只一味針對建制派，指我們製造歧視，又質問我們憑甚麼說這些人是"假難民"，亦有人指我們是在製造恐懼，是想騙選票。主席，有時候偏見確實會使人盲目。我們聽到很多泛民議員經常也說要幫香港人，但今天當面對這些真正影響香港人生活的問題時，他們卻對真相視而不見，完全不考慮"假難民"問題對香港市民，特別是少數族裔香港市民的影響。他們對這些濫用免遣返聲請的"假難民"大談人道，但對香港市民面對的威脅卻視而不見。

因為確實有"假難民"打劫這些夜歸女，這些問題難道是虛構出來嗎？

張超雄議員不斷問我們憑甚麼指他們是"假難民"，我亦想詢問張超雄議員，他又憑甚麼認為全部人也是真難民呢？我們明明看到有聲請漢"打黑工"而被判囚，這些也是真實的犯罪數字；我們又明明看到現時有越來越多"假難民"來港，更開始有他們的幫派，在搶地盤及在街頭互相斬殺。這些也是真的，全部也有可能是真實，甚至全部也是真相事實，而這些罪案是一宗也嫌多的。

在過去一兩年間，我不斷追迫政府要徹底解決問題，而在過去數個月，正如副局長剛才所說，政府已推出多項不同措施，初見成效，但問題仍未被解決。所以，今天這項議案就是希望政府多參考其他地方的可行方法，不要凡事抱着懷疑態度，不要陰謀論地認為我們只是想迫害他人、想騙選民。我們看到問題，便應該要解決，而我們提出的方法在其他國家也有類似例子。例如德國也設有限時審批，瑞士的審批程序更只有48小時——我也很想知道它們如何做到。

即使真的不可行，政府也應該提出理由。此外，我們提到如果該人干犯刑事罪行，便不應該享有這項權利，而調查結果顯示，91%的市民對此也表示支持。既然德國也可以做到，為何香港又做不到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感謝周浩鼎議員動議原議案，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基本上同意當中就處理"假難民"問題所提出的建議。至於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亦在具體內容上，作出適當補充。近年，"假難民"問題日趨嚴重，引發很多社會問題。現時一些並不具真實難民身份的人士，千方百計要來香港，甚至有不法分子藉着為他們提供所謂一條龍服務來港而謀利。

部分"假難民"在滯留香港期間從事非法工作，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甚至鋌而走險，參與各種犯罪活動，威脅居民的日常生活。事實上，2014年3月至今年9月計算，在入境處完成審核的10,172宗聲請中，獲確立的個案只有65宗，成功率少於1%；仍然有待審核的個案累計達10,815宗，2015-2016年度用於審核聲請及為聲請人提供支援的開支達6億4,400萬元。可見"假難民"及其衍生的問題已變得非常嚴重，對香港的出入境管制、司法制度、治安和福利等環節構成沉重壓力和負擔，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我和經民聯的同事均認為，香港既要注意保障那些確實有需要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的權利，同時亦不應容許"假難民"濫用我們的制度，甚至侵犯本港市民的權益。主席，要有效解決"假難民"問題，必須對症下藥，採取多項針對性措施。第一，盡快檢討現行機制，堵塞制度漏洞，打擊"假難民"來港，以收立竿見影之效。當務之急，特區政府應全面檢討現行相關機制及政策措施，參考外地做法，包括審視統一審核機制，防止濫用，包括取消向身份未獲核實的免遣返聲請人簽發俗稱"行街紙"的擔保書。同時，應要增撥資源，加快審核免遣返聲請的程序，清理現時積壓的大量聲請個案，並設立收容中心，安置及管理相關人士。此外，應要檢視為免遣返聲請人提供的援助機制，例如設定公費法律援助的上限，以盡快減少"假難民"不斷湧港的誘因。第二，加強源頭堵截，務求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假難民"問題對香港造成的困擾。其中一項措施是要加強在數個"假難民"來源國宣傳，傳達清晰的信息，表明香港將堵塞制度漏洞，不容許濫用統一審核機制，而免遣返聲請人在香港亦不會獲得工作機會。同時，應加強與鄰近地區合作，尤其尋求中央政府協助，聯同相關國家，嚴厲打擊偷運"人蛇"集團，堵截非法入境者。此外，應增撥資源，以紓緩"假難民"問題對香港市民生活的直接影響。當局須增加入境處和警務處等執法機關的人手，加強巡查非法勞工黑點，打擊從事非法工作的免遣返聲請人，嚴懲相關傭主，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

至於張超雄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刪除了原議案有關設立公費法律支援上限及收容中心等務實解決問題的建議，我們不能認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們在周末早上經常會看見不少家長帶同小孩到街上賣旗，因為我們希望香港的下一代能夠學懂如何關懷社會和關心別人。我們希望看見香港繼續是一個容易謀生的地方，也是一個仁愛的社會。香港在多年前已經有幫助外地難民的歷史，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香港在英國的決定下成為"第一收容港"，收容了數以十萬計的越南船民。坦白說，聯合國難民署至今仍欠香港接近10億元未歸還。

所以，在情在理，我們義不容辭。可是，事實上，現時有一些外籍人士濫用難民的身份，透過現時寬鬆的制度來香港賺錢，甚至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試問我們是否應該繼續做一個"仁陷於愚"的好人，好像"中山狼傳"中的東郭先生一樣，不理兇險，好心救豺狼，最後豺狼恩將仇報差點吃了他？我們希望大家弄清楚，今天周浩鼎議員提出的議案針對的是"假難民"，因為"假難民"來港的真正目的並非逃避酷刑，而是賺錢，他們對香港社會造成各種問題，包括黑市勞工，有些人甚至受聘於黑社會，從事非法勾當。從現時的資料得知，甚至有部分"假難民"是有組織地偷渡，又或經正常途徑來港然後逾期居留，甚至在被入境事務處拘捕時，便立即提出酷刑聲請，在取得"行街紙"後便留在香港做"黑工"。我們亦看到傳媒揭露，大部分協助這些難民申請酷刑聲請的個案只是由某幾間律師行經手，實在不得不令人相信，有一些法律界的害群之馬有組織地幫助某些國家的人士來港做難民聲請，從中收取手續費，達致互惠互利。試問出現這些情況和漏洞，香港人還要繼續忍受下去嗎？主席，今天有數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不敢苟同。首先，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將"假難民"的問題重點放在內地的偷渡問題，以及內地出入境部門的管理問題上，實在有扭曲事實之嫌。作為議員，我們有責任找出導致問題的原因，然後對症下藥，而非一粒藥丸走天涯，內服外用都是它。

毛孟靜議員和涂謹申議員一樣，認為難民滯港的原因是審核機制太過冗長，又或負責處理的人員沒有足夠和適切的專業培訓所致。

我們認為兩位議員的說法對入境處前線員工實在不公平，漠視政府前線人員為了識別真正酷刑聲請人士所付出的努力。我剛才聽到張超雄議員發言，他舉出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的例子，指出她現時應該在英國獲得庇護，引證世界上有真正難民。我相信這一點不會有人不同意，如果馬拉拉來港尋求酷刑聲請，我相信她也必定符合難民的申請資格，香港人也會毫不猶豫地給予幫助。可惜，現時我們看到的是，大部分滯港的難民都不是如馬拉拉般的真難民，而是濫用聲請的"假難民"。要記住，我們從來不否認香港有真難民，但張超雄議員所舉的馬拉拉例子，其實與香港現時出現的"假難民"問題根本上沒有任何關係，實在不應混為一談。

我不會完全排除有真難民如張議員所說般，因為財困才做"黑工"，但張議員亦不應以偏概全，以此掩蓋"假難民"濫用香港現行制度的漏洞來港賺錢甚至犯案的事實。主席，我們要幫助真難民，但我們不能掩耳盜鈴，任由"假難民"的情況在香港繼續下去。